我動議印載於議程內題為"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議案。主席，特區政府早於2014年提出以"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為主題的資訊科技策略，但推行進度十分緩慢。對於推動香港發展智能城市，我一直關注。在2017年3月，我已經向秘書處申請辯論時段，原本的議題是"盡快制訂全面的智能城市發展政策和策略"，但由於本會議程"大塞車"，在輪候超過1年，申請失利13次後，才獲得編配時段在今天處理，其間我通過不同渠道，促請當局關注這個課題。在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提交對2017-2018年度施政報告的建議中，我已經要求當局因應《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顧問研究報告》的各項建議，盡快提出具體智能城市發展藍圖，就交通、醫療、環保及長者服務等方面作仔細規劃。我樂見當局於2017年12月公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5年在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6個範疇將要推行的政策及措施。隨後在今年1月10日，我再向當局提出相關的口頭質詢。此外，在財務委員會審核政府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中，我透過書面質詢，再度請當局解釋有否就相關主要政策措施的輕重緩急，訂立落實的次序及時間表，並訂立相應的開支預算總額。我和工商專業界的朋友均認為，當局公布《藍圖》，只是朝着正確的方向邁出第一步，關鍵是如何妥善落實。我動議此項議案的主旨，是要進一步促請政府積極投放資源，完善各項政策及配套措施，加快推動智慧城市建設，以促進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並為市民提供優質生活。本議案獲得6位不同黨派議員同事動議修正案，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及建議，顯示社會各界不單認同此課題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而且也期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更務實進取。主席，智慧城市已普遍被視為未來城市發展的大趨勢，即以人工智能為基礎，注重應用大數據、物聯網、智慧建築等綠色與智慧的科技成果，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的成效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我謹就原議案的主要內容提出一些必須關注的重點，供有關方面參考。首先，政府應該致力促進創新科技的研發和應用，提升香港的科技基建，因為智慧城市的建設與創新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平心而論，香港的創科生態系統近年明顯有所改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預算案宣布額外預留500億元發展創新科技，這堪稱"大手筆"。同時，為了鼓勵私人企業投資研發，合資格企業的首200萬港元研發開支可獲得3倍扣稅，餘額亦可獲兩倍扣稅，回應了我和工商科技業界多年來提出的訴求。這些措施反映了在全球銳意發展創新科技的大環境下，政府決心打破過往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裹足不前的局面。不過，有關政策落實需時，未能夠很快看到成績。放眼全球，不少國家及地區均積極推動科技發展。面對競爭，香港並非沒有隱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近發布的"2018年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顯示，香港數碼競爭力排名由去年的全球第七位下跌至第十一位。報告列出香港多個弱項，包括教育開支、科研投入、通訊科技研發及創新企業發展，反映香港在科技及未來準備的程度上表現較為失色。相比區內一些城市，本港在移動電子支付及智慧城市等方面起步較遲，影響了競爭力。儘管創新及科技局已經在今年3月向本會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介紹了3項本港智慧城市重要基礎建設的建議，並計劃稍後向財務委員會尋求撥款，但相關的計劃仍有優化空間，其中一項是數碼個人身份證，讓市民能夠以單一數碼身份及認證，便捷地使用政府及商業的網上服務。我曾經指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交流互動日趨頻繁，香港開發的eID及電子支付系統均應該預先考慮與大灣區內各相關系統的互聯互通，以促進區內人流、物流、訊息流、資金流及服務流的暢通流動。另一項是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我認為除了收集各類實時數據，以加強交通管理外，亦應該具備更多節能功能。至於構建新一代政府雲和大數據分析平台，亦必須處理好各部門之間的數據互通。然而，上述的基建能否順利落實，香港能否順利變身智慧城市，還有一項重要的關鍵，就是加快推動5G的發展。5G是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現時全球爭相研發5G制式，因為這種高速度及高容量的電訊技術已經被視為智慧城市的催化劑。據通訊事務管理局交代，預計本港最快明年4月可以指配5G頻譜，後年可以推出5G移動服務。我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與業界溝通，在爭取讓市民盡快享用此項先進技術之餘，亦有助推動智慧城市其他環節的發展。由本港業界部分有心人組成的香港智慧城市聯盟，促請特區政府急起直追，加大力度推動創新科技，包括投放更多資源及鼓勵企業投資科研，將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我謹此申報，我是香港智慧城市聯盟的創會成員，不過，並沒有金錢利益。其次，當局應該積極推廣基建智慧化和綠色建築。所謂綠色建築是指善用創新科技在建築物的生命周期中，例如選址、設計、建設、營運及維護等階段，設法達致環境友善和資源有效運用的目的。綠色智慧化基建，即利用科技及數據，令建築達致環境友善和能夠有效運用資源的目的。所以，我曾經不厭其煩地向當局建議，除了繼續優化以九龍東作為智慧城市試點的計劃外，日後在落實新發展區計劃時，更應該預先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家居及綠色建築等軟硬基建設施，並運用創新科技和大數據，就交通、醫療、環保和長者服務等作妥善規劃，致力打造綠色低碳智慧社區。我樂於看到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預算案中宣布撥款10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業界在工程項目中採用本地或海外的創新建造技術，例如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和組裝合成建築法等。基金亦會支援學生和建造業從業員接受創新科技培訓，我認為這是既必要，也是及時之舉。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可以讓設計師、建築師、工程師等不同專業人員利用同一數碼平台進行溝通和協調，在虛擬環境中提升整個工程生命周期的管理水平。由籌備、設計到建造，以至營運及維修保養，更準確地估算各個階段的項目成本，有效地調控程序和管理風險，將香港的工程設計、項目管理、建造安全及環境保護等各方面提升至更高層次，亦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具競爭力的智慧城市。此外，由於智慧城市的發展十分注重大數據的應用，我曾多番向當局建議，應該致力促進公私營機構開放數據供開發應用，以建立大數據的共享平台。當局應該盡快檢討《公開資料守則》，並且推出指引，讓特區政府各個部門因應不同資料的性質，作分級管理，以便加快開放政府資料和數據，以及引用機器可閱讀格式發放，令政府運作變得更透明，亦有利於自動化的數據分析，使大中小微企易於參與開發運用。舉例而言，規劃署每兩三年更新一次的《全港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可供相關專業界別進行規劃設計及技術評估時參考。但是，現時所發放的，不是454個小分區的數據，而是經整合成為26個較大分區的數據，以致有關業界未能充分利用。當局應該重新考慮相關界別的訴求，除了敏感資料外，公開按小分區劃分的矩陣數據，以便利應用程式開發者和相關業界使用。主席，如果當局能夠推廣和善用創新科技改善市民日常生活，可以立竿見影地吸引社會各界積極支持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例如在金融科技方面，盡快推出兼容性更強的移動支付系統，方便市民在日常交易中減少現金交易。在智慧交通方面，可以與運輸機構協作，提供多元化資訊平台，讓駕駛者和行人實時掌握有用的資訊，作出合理的出行選擇。在樂齡科技方面，可以推動開發家居康復系統，透過電腦應用程式及穿戴感應器，讓長者及行動不便的病人在家居接受康復訓練和基本遙距診斷等。主席，透過以上的扼要陳述，不難了解到要切實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涉及不同的社會領域和政策層面，亦需要周詳完善的規劃。我期待當局能夠多管齊下，一方面在《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新研究中，前瞻性地增加引入智慧及綠色元素；另一方面，盡快完善現有法規及企業支援配套措施，拆牆鬆綁，以促進科技研發應用，以及推動創科產業的發展。當然，特區政府亦要加強跨部門協調，以及促進相關工商專業界別的溝通與合作，以先易後難的方式，逐步落實《藍圖》。此外，當局應該制訂各個推行項目的關鍵績效指標，以進行定期評估，並適時更新和優化，以配合創新科技和智慧城市的最新發展趨勢。

有6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隨着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未來的社會將會是一個數碼社會，也會是一個人工智能的年代。因此，盧偉國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希望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讓我們可以善用資訊科技或創新意念，建設未來社會，可謂十分切合潮流大勢，我是十分支持的。而我提出的修正案，是希望政府在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之餘，也要加強支援金融業，利用資訊和科技發展金融業務，並希望政府在政策上加以配合。事實上，香港在國際智慧城市的排名比較落後，在2017年智慧城市指數中排名第六十八位，遠遠落後於新加坡、台灣、日本東京與大阪、南韓首爾等城市。本年年初，另外一項研究在出行、醫療、公共安全和生產力4個方面的智慧城市調查，全球二十大智慧城市香港榜上無名，反而內地的無錫和杭州分別位列第十七位及第二十位。所以，我們必須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急起直追。

主席，金融業對香港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佔本地生產總值18%，僱用人員約25萬人，股票市場市值經常穩佔全球三甲位置，未來對大灣區的發展也將肩負比較重要的角色。

鄰近道路交通的人流和車流如何？政府未來對這個地區的規劃如何或有否發展建議？現在來說，一般市民——莫說一般市民，即使我們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別的專業人士——要取得這些資料，可能也要花上很長的時間，走訪不少政府部門，以及花很多金錢，才能齊集我剛才提到的資料數據。有完善的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可能我們只需要花很少時間，便能在同一個平台找到上述全部資料。這樣不單方便市民和業界，最重要是可以大大提升香港在城市設計和城市管理的效率，繼而加快發展和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覓地和興建樓房也能因而做得更smart。自2017年起，發展局聯同多個常用這類空間數據的部門，一同推動建設空間數據共享平台。這項工作絕對不容易，因為政府肯定是全港擁有最多相關數據的機構。然而，主席，每個政策局和部門均只掌握一部分數據，並且以不同的方式或程序來儲存和分類，難以相容互通。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可以將其整合，上載至統一的平台。

特區政府去年年底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由創新及科技局牽頭推動。

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的主要基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由今年起採用簡稱BIM的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希望可以提高建造效率和降低成本。這項措施原意是好的，但不少業界人士，尤其是中小型公司反映，BIM軟件的費用高昂，還要培訓人手來處理；新規定等同將中小企拒諸門外，令他們無法競投相關的政府工程。政府隨後宣布撥出10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以協助和推動業界廣泛使用創新建築方法及新科技，包括BIM的應用，這是好的開始。我在此希望政府可以繼續與業界緊密溝通，共同推動香港成為真正的智慧城市——真正非常smart的城市。

說到智慧城市，自從林鄭月娥上場後，我們已經從政府的施政方針聽到這詞語不下數十次，究竟甚麼是智慧城市呢？與智慧城市相比，我相信廣大香港市民在這個月更關心的應該是世界盃。本屆世界盃主辦國俄羅斯，雖然在比賽前曾經爆出球場工程延誤等多宗醜聞，但是，他們在世界盃中試用的新科技卻非常值得我們關注。這次世界盃首次採用"VAR"技術，即"影像助理裁判"。球迷最緊張的情況，當然是球員在禁區犯規，而球證又未必看到，VAR這項新技術的確是很好的輔助工具，讓球證可以實時觀看重播，多角度研究球員有否犯規，協助賽事更公平公正地進行。毫無疑問，VAR技術已經成為球迷討論球賽時的另一個焦點。我說了這麼多關於VAR的事，究竟它與智慧城市有甚麼關係呢？因為打造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石，就是完整的物聯網及5G網絡。

我想問今天在席的楊局長，究竟新界東居民做錯了甚麼，為何不能使用5G網絡呢？政府慢人一步，至今仍未能解決頻譜問題，而5G所使用的頻帶與衞星有所衝突，這個問題是否剛剛才發現的呢？不是，差不多一年多前，已經有電訊商向局方反映。但很可惜的是，局方到今天依然未能解決，究竟是局方無知，抑或無心處理？一個不受5G廣泛覆蓋的城市，可否稱為智慧城市呢？而缺乏相關配合，物聯網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網絡。與此同時，主席，我建議政府快馬加鞭，盡快解決頻譜問題，當中亦牽涉流動通訊基站的問題。相信大家對大埔林村通訊"結界"事件記憶猶新。事緣林村有基站被拆走，導致整個林村和附近地區與外界基本上斷絕來往，不能上網，不能打電話。未來5G網絡的流動發射站會比現時多出10倍以上，坊間對於輻射問題可能認識不深，故此很多人都希望發射站會設置於政府建築物內。就此，莫乃光議員曾經提出書面質詢，究竟電訊營辦商向政府申請在政府建築物內設置流動發射站，需時多久？

主席，當流動通訊已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若不能上網，真的跟世界末日沒有甚麼分別。現在是否已是合適的時候考慮賦予電訊營辦商一個公共事業營辦者的身份，讓他們能夠盡快在政府建築物內設置基站？這一點，希望政府能夠予以考慮。

不幸的是，該產品存在安全漏洞，有超過700台相關攝像機遭黑客入侵，導致客戶家中的情況被黑客一覽無遺。這事件發生後，美國制定了一套物聯網法例，規定這類公司必須實行一套廣泛的保安計劃，以應對當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同樣，香港亦曾發生同類事件，就是平安鐘泄密事件，由於黑客入侵，某牌子平安鐘的長者資料被盜取。雖然私隱專員公署已經展開調查，但是，香港應盡快制定相關的物聯網法例，提供指引，把相關裝置的風險減至最低，務求將來即使智慧城市發展迅速，私隱和保安等問題依然能夠得到保障。說到安老，主席，我希望政府能盡快檢討相關政策和法規。早前，我曾於《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時提及，有香港公司合作研發了一套配藥系統，名為"配安心藥物管理系統"。

說到這裏，我希望政府能夠真正做到拆牆鬆綁。當科技日新月異，而我們的法規、法例卻有可能追不上時代的發展時，政府應擔當居中調停的角色，促使相關科技能夠容於法例之下，而實際的做法就是修改法例。在這方面，我相信政府責無旁貸。主席，智慧城市另一個重要元素是開放數據。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現時已開放3,100個數據集供市民使用。

關於市民日常生活可以用到而不涉及私隱的資料，其實政府現時根本沒有提供相關數據供我們使用。簡單如廁所位置的資料，我們也找不到。政府應盡快制訂開放數據的時間表，並參考台灣的做法，設立平台，讓市民反映他們需要的數據及格式，做好溝通的橋梁，而不是每個部門純粹為了交數，隨便上載數個無關痛癢，格式又無法使用的數據集，便當作交了差。說到開放數據，我們已爭取多年但仍停滯不前的一項要求，是公共交通機構不願意開放的車輛實時數據。我希望政府將來批出牌照和專營權的時候，將開放數據的要求列入相關條款。但可惜的是，政府現時每次也諸多推搪，表示相關數據是私人企業的財產。然而，公共交通工具其實與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機構背負着公共責任，怎可能在這時候說相關數據是他們的私人財產呢？其實我們的要求合情合理，政府說要推動智慧城市，但若不開放相關數據，其他人又怎能使用呢？我明白政府有一個藉口，指相關數據已透過相關交通工具公司的App，讓市民瀏覽及下載。

為了做到全民數據開放，在2012年3月，美國紐約訂立了《開放數據法》，以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增加其運作的透明度，以及對公眾問責。《開放數據法》除了要求不同政府部門公開數據外，還可以要求企業將有關公眾利益的資料提交政府，以便制訂政策，再由政府決定是否把資料公開。去年，紐約市當局以規劃交通為由，要求出租汽車公司公開每一程接載乘客的詳細資料及行車數據，包括上落客的時間和地點，以便當局分析哪個地點上落客較為方便、哪個地區需要更多巴士服務、發生拒載的頻率等。再者，當局可透過這些數據得知司機的工作時間，從而監察出租汽車公司有否遵守疲勞駕駛的相關法例。主席，以上種種均能推動香港進一步邁向智慧城市。我希望今天在席的楊局長能夠細心聆聽，以開放的態度接納我們的意見。

由此可見，當內地中小企能夠即日調動資金，而我們的中小企仍然要在數個月後才有資金流動時，這便會影響整個社會及商界的發展和競爭力，我們在這方面走得很慢、很落後。張華峰議員剛才也提到，金融科技的發展對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相當重要。我與張華峰議員和業界朋友也很努力地推動跨境開戶、遙距買賣，以及內地與香港互聯互通。

除了Fintech外，我們亦應該努力開拓Regtech，以及保險業的金融科技等，在這方面，似乎香港現時也走得較慢。此外，我們也知道，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大灣區內每一個城市也很努力地發展智慧城市及吸納人才。香港又可以擔當甚麼角色，以及如何發揮我們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加強區內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的互聯互通呢？

除了錯失機會外，亦會被邊緣化。我們有很多法例需要修改，也需要更努力地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包裝或口號，我們需要以人為本，讓市民感受到有改變，覺得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優質，對未來更有希望，讓香港可以更持續地發展。至於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提到要即時將共乘的運輸模式合法化，我們有一定保留，所以不能支持。

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是大勢所趨，全球有多個出名城市，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巴塞隆那、丹麥哥本哈根、芬蘭赫爾辛基、英國曼徹斯特、奧地利維也納，均被公認為世界上成功的智慧城市典範。智慧城市不單講求資訊和通訊科技的廣泛應用，而且應從可持續都市模式的角度理解，例如如何利用資訊和通訊科技解決社會問題。智慧城市的源起來自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概念，透過新一代資訊科技，例如物聯網、雲端運算等，應用於城市的公共系統，例如電力、自來水、交通、建築物和煤氣管等，把人們的感知和所有設備系統連繫起來。同時，資訊和通訊科技的廣泛應用，可強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提升政府效能，甚至促進政府內部與市民之間的溝通，降低溝通成本，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城市環境也同時趨向可持續發展。香港現時還沒有公布"智慧城市白皮書"，政府僅於2016年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5年的發展遠景。

有多大程度是為了兌現《藍圖》中與"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政府"和智慧經濟"有關的目標呢？有多少公帑真的在香港境內運用，還是大部分公帑其實透過"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流往境外呢？

例如，局長經常自誇會推行"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在銅鑼灣、灣仔、中環、金鐘、尖沙咀、觀塘等區安裝400支多功能燈柱，收集天氣、環境、交通、人流等方面的實時數據，以加強城市管理，並且提供地區資訊、Wi-Fi和未來的5G網絡服務。但是，首50支燈柱預計要待明年年中才能陸續啟用。據我估計，整個計劃要多花最少3年時間才可完成。但是，科技一日千里，假如在3年後才檢討技術，我恐怕已經太遲。不少企業因而卻步，不再期待自己的技術可應用於公共層面。

科技是否只被視為達致這些社會價值的一個工具呢？所以，政府是否真正了解智慧城市，還是最終淪為政策口號呢？讓我們參考我剛才提到的荷蘭阿姆斯特丹、西班牙巴塞隆那、丹麥哥本哈根等城市，它們都被推舉為成功的智慧城市的示範。歐盟委員會更發現這些智慧城市有3項主要的成功要訣，第一，政府為城市確立發展遠景，避免製造區域性的貧富兩極，即城市的精英與低收入人士，在參與智慧城市的藍圖方面，出現不公平的參與程度，甚至有人備受社會排斥。第二，領導者願意透過積極方式，賦予公民權力，鼓勵公眾參與智慧城市的工作，因而得到歸屬感及參與社會集體行動的滿足感。第三，政府應該擔當智慧城市的中間人角色，協調不同持份者並且公開數據，增強政府施政的透明度。

為何我們討論的智慧城市無法達到增值、提高公民參與度和歸屬感，以及真正利民的目標呢？香港的八達通在20年前被視為亞洲著名的創科發明，不但可代替硬幣使用，而且方便市民乘搭巴士和港鐵等交通工具，但政府一直不願意協助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以致後來反被內地稱為電子之父的巨頭，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搶佔香港市場，令香港無法改善創新科技研發及應用的生態。同時，一些本地零售集團壟斷的公司反而更傾向與外來的支付系統結盟。可是，這些支付系統及溝通軟件招來市民質疑有關方面進行"社會監控"，以便中國於2020年前完成"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使政府對市民的生活和行為更瞭如指掌。這些系統深受國內政府吹捧，中國央行更於2018年8月發出通告，所有網絡支付業務日後須全部改由中國央行旗下的聯網平台處理，政府因此變相能夠全面掌握與消費者交易地點和買賣商品有關的資訊，個人私隱因而更缺乏保障。因此，我提出修正案旨在重新把智慧城市的重點放回香港境內，包括支援智能方案的開發、建立產業鏈、配合"再工業化"政策、推動科技產品商業化、提升香港的信息工程、優化物聯網、雲端運算、吸引投資基金，以及強化智慧城市人才培訓等建議。我的修正案花了更長篇幅建議政府朝着以下數方面發展，包括應用可再生能源、反映上網電價、潔淨能源、固體廢物分流程序、電動車主流化、改善電動車充電設施，以及將實時共乘的運輸模式合法化。

我們討論推動上網電價、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時候，香港的《建築物條例》仍然十分落後，以致缺乏市民參與。

主席，多謝盧偉國議員提出"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議案辯論，以及各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也提出了很多好建議，他們對於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方向也有很好的意見。如果讓我逐一討論，以我這麼"長氣"，能夠說足數天，但我只可集中於我的修正案內容，以及特別是與開放數據有關的一些意見。我在上星期參加了由美國商會主辦的智慧城市峰會，特首也有出席，台下的很多問題均與今天的議題有關，例如有人問如何定義發展智慧城市成功與否？如何在處理數據運用和保障私隱之間得到平衡？如何才能鼓勵更多數據的持份者願意分享數據？所以，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特別提出希望在發展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在涉及大規模數據搜集和相關資訊保安的風險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如何審慎處理。因此，我提出政府應該檢討和更新《個人資料條例》，以加強對個人資料搜集、處理及使用的規管，並制訂資訊保安的有效標準，從而在推動科技應用的同時，仍能保障市民的個人私隱，令兩者得到平衡。智慧城市藍圖經過數年的諮詢，最後於去年公布長達數百頁的顧問報告，當中有很多很好的建議。

就以開放數據為例，報告內的整個章節說明政府須設立甚麼架構，以及內部應如何評估數據的價值，但在藍圖內卻變成只有兩點，便是支持繼續開放數據及支持運用開放數據創新。看，好的意見經過官僚的過濾後，便只餘下這種官腔。政府會說，我們已經有data.gov.hk，有數千個或接近1萬個數據庫，這還不夠"智慧"嗎？

我相信各位同事購買手提電話也不會百分之百是價低便購買的，對嗎？現在大家便知道政府買了甚麼回來。說回原議案提及的開放數據，我們看到特首在施政報告所述的八大方向中，也提到開放更多政府數據，但問題的核心是，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缺乏高層次和跨部門的政策指引，工作一向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執行，缺乏資源和支援，而政府部門亦缺乏誘因去給予支持。政府至今也只有由1995年頒布至今、只限政府內部適用和不具法律效力的《公開資料守則》。

除了政府內部缺乏牽頭及指標外，政府亦一直未有解決在公共交通運輸方面缺乏數據提供的問題。在4個主要營辦商當中，只有2個向公共資訊入門網站及App提供數據，但只是靜態數據。我們單是要求政府鼓勵巴士公司開放數據已經說到口乾，但運輸及房屋局，以至新一屆政府仍然表示這些屬於私人資產。我到外國與一些智慧城市的專家交流時，他們驚訝得下巴也掉下來，指我們仍停留在石器時代。政府須全面檢討數據管理及開放政策，它可以仿效英國政府資助的Open Data Institute，撥出資源支持公私營合作，協助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向公眾開放更多資料。

但是，當地民眾了解到開放數據會帶來透明度和問責，因此一起推動及要求開放數據。

所以，我們必須更新這項法例，追貼國際對私隱方面的要求及平衡現時科技發展的影響。我希望藉這次的修正案提醒政府，透過科技發展智慧城市仍須以以人為本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希望政府增加智慧城市公私營合作的透明度、檢討全面開放數據的政策，以及更新《個人資料條例》，加強對個人資料的收發，亦希望香港能真真正正成為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

主席，政府在去年12月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願景是構建一個世界聞名、經濟蓬勃及優質生活的智慧香港。這個智慧新時代尚在勾劃的階段，但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於6月20日公布的《2018年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香港卻跌出全球十大，由去年的第七位急挫至今年的第十一位，先對香港撥了一盆冷水。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認為，香港在全球數碼競爭力排名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國家和地區積極推動科技發展，相比之下，本港在不同的創科項目，包括電子支付及智慧城市等方面的進展比較緩慢，影響了香港的競爭力。所以，我今天的發言主要圍繞香港金融科技和電子支付的發展。根據《零售業銷貨額按月統計調查報告》，2018年5月的最新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405億元。按業界估算，其中信用卡佔總交易額的50%；其次是現金，約佔40%；至於電子支付、八達通等交易方式，則各佔市場的5%。現時移動支付交易模式主要集中在小額支付領域，這些數據充分顯示，香港有很大的空間將現金支付轉向電子交易。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今年9月將會推出"快速支付系統"，提供一個電子化跨行即時資金調撥平台，加快推進香港邁向無現金的社會。香港現行的跨銀行轉帳，主要透過實體或電子支票，或經分行和網上銀行發出轉帳指示，一般需時兩天才可完成交收。推出"快速支付系統"後，將可以全面接通銀行與儲值支付工具，形成"全接通"的移動支付生態鏈，讓市民可以進行跨行即時支付轉帳交易，為香港市民提供不限於信用卡或八達通等流動支付的選項，令金融領域在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不會太過落後於其他地區。主席，在5月份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金管局回答問題時表示，已經完成系統的開發工作，現正進行測試。我在不同場合也曾多次追問，就着即將推出的"快速支付系統"，政府將會如何展開大型的宣傳教育，讓市民熟悉和願意接受新的支付模式。不過，到目前為止，政府似乎還未有清晰的宣傳計劃。我希望藉着今次機會重申，任何新的措施如果得不到用家的支持和普及使用，只會流於紙上談兵。推出"快速支付系統"，有助打通香港本身的支付系統，為將來跨境電子支付服務奠下基礎。現時市場上尚未有同時覆蓋海外及內地跨境的移動支付服務提供者，將來錢包若能"跨境通"，以及提供全球化服務網絡的"全接通"，再加上P2P的轉帳功能，將可形成一個一站式綜合化的電子支付服務平台，最終營造一個客戶可以進行全面而多樣化消費和轉帳交易的生態環境。金管局指出，現時已有本港銀行正在開發跨境支付系統，但技術仍未成熟。而且，除了系統開發外，亦牽涉到政策審批。我期望能夠盡快推出完成的跨境支付系統。正如我開首所說，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表的《2018年數碼競爭力排名報告》已經充分說明，香港現時落後於人，我們應該盡速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先開發區內的跨境支付系統，再進一步發展跨境跨地區的支付模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提出，香港金融科技發展相當蓬勃，單在數碼港便匯聚了超過250家金融科技公司，業務涵蓋大數據、區塊鏈、移動支付等。過去3年間，投資在香港金融科技公司的累計款額已超過9億4,000萬美元，遠比澳洲和新加坡為多。話雖如此，面對大灣區積極爭攬金融科技人才，如何確保本港培育的人才最終會留在香港發展，是政府要積極面對的問題。以美國矽谷為例，區內總人口只有300萬，但當中接近四成人口是非本土出生的人士。白種人和亞洲人分別佔區內人口的三成多。以上的人口分布，構建出矽谷這個舉世知名的創科人才搖籃。要打造成亞洲區的矽谷，香港要吸納不同的人才，不分種族、不分國界、不分性別，招賢納才。除此以外，過往我多次強調的人才房屋配套計劃，以及提供足夠的國際學校學位等看來沒有直接關係的競爭條件，也是吸引金融科技專才的關鍵因素。如何鼓勵研發的風氣，更是香港未來賴以成功的關鍵因素。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香港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可以藉助創新科技打造成更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通過成功運用日新月異的科技，香港能在交通出行、醫療健康、環保節能、城市安全等方面與世界潮流接軌，建設具智慧的城市，以達到減少通勤時間、能源消耗、預防疾病及減低罪案率的效果，從而建立一個高效、暢順的現代城市系統。由於智慧城市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我僅從智慧旅遊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其實智慧城市和智慧旅遊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智慧旅遊不單照顧外來遊客的需要，更是在整個城市實施有系統的科技基建，以及提供市民和遊客共同受惠的設施。主席，香港要發展智慧旅遊，首先要從交通出行入手。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地少人口密集，市民日常生活及旅客活動都需要大量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雖然香港有較完善的交通基建和公共運輸系統，但在交通資訊方面仍有不少改善的空間，包括道路、公共交通、可供停泊車位的實時情況等。不少先進國家及地區已經搭建一個統一的信息發布平台，市民和遊客通過平台實時知道各區的交通狀況及公共交通工具抵離時間，以便調整出行計劃。駕駛人士亦可以通過平台選擇適合的停車場。目前香港在智慧出行方面的構思，仍停留在車流、人流、天氣等數據的收集，欠缺一套通過整合所收集的資料去解決整體交通問題的方案。

很可惜，自此之後，對於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香港無甚寸進，不單被新加坡迎頭趕上，現時連內地大城市包括深圳、上海等都遠遠拋離香港。

所謂智慧城市是利用先進科技，提高城市運作及管理效率，從而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及增強經濟競爭力。去年年底在創新及科技局的領導下，政府訂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提出未來5年的政策措施，全力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坦白說，鄰近城市如深圳、廣州、台灣及新加坡，在智慧城市發展方面早已做得有聲有色，我們現時才推出規劃藍圖，難免被人認為香港走得太慢。當然，有心不怕遲，我們現在要盡力落實《藍圖》內的政策措施，亦要理解我們為何發展得這麼慢，不要再重蹈覆轍。其實我們起步並不算遲，政府早在2007年已開始大力推動Wi-Fi服務的發展，以爭取為發展智慧城市定下基礎。可惜到了今時今日，公共Wi-Fi服務仍未達到國際城市應有的水平。政府已投入超過4億元，在政府場地設置超過3,000個免費Wi-Fi熱點，但審計署4月發表報告指出，近四成熱點的網速不達標，有部分甚至無法連線，提供Wi-Fi的場地中三成的使用率極低；整項政府Wi-Fi服務的覆蓋範圍未能達標，宣傳工作欠奉；而推動公私營合作提供Wi-Fi服務的工作亦進展緩慢。對於一個智慧城市來說，公共Wi-Fi服務是最基本項目，但香港推行了10年仍達不到基本要求，就是因為欠缺落實能力。立法會在4月訪問粵港澳大灣區，當時也有參觀內地智慧城市的建設，包括參觀深圳市交警智能交通指揮中心。該指揮中心是全市交通動態管理的神經中樞，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交通情況，哪條道路擠塞、交通巡邏警員的分布，以及各停車場實時泊車情況皆一目了然，讓中心得以統一指揮調配工作。不過，如果要在香港設立類似的交通指揮中心，必定大有困難，因為相關指揮中心涉及很多部門，包括警務處、運輸署、創新及科技局、路政署、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環境保護署等。政府部門各自為政、各有運作及各有權責，如何統籌眾多部門工作？政府應考慮這個問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受訪時也表示，關心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他強調，要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收集數據十分重要。政府將會在尖沙咀、觀塘等地設立400支智慧燈柱，燈柱裝有多功能感應器，可以收集天氣、人流、車流等數據。

《藍圖》涵蓋六大範疇，包括運輸、生活、環境、政府、經濟及人才教育，實際上亦涉及政府不同部門的協作，所以會由特首主持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工作，而創新及科技局將會設立智慧城市辦公室，負責統籌各部門的工作。不過，即使有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具體協調由創新及科技局屬下的辦公室負責，實在令人擔心它是否有能力駕馭及統籌大局。事實上，根據經驗，雖然本港公務員體系廉潔且高效率，但龐大的隊伍難免有傳統門戶之見，甚至有官僚作風，如果局長或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與其他部門商討，恐怕要耗費大量時間說服不同部門合作，最終更可能徒勞無功。

今次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實在不容有失，如果由更高級的官員親自指揮，我相信成事的機會更高。我謹此陳辭。

今天的議案和修正案已經包羅萬有，我希望利用我的發言時間集中談論教育和人才培養，即在智慧市民方面，我們現時是否已經ready。

所以，香港一定有potential成為優質甚至是頂級的智慧城市。

洛桑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我們最大的弱點是國際學生不足，以及資訊科技的投資比例低。而且，近日傳媒也有報道，我們的年青人是否有志走向尖端呢？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便是無人機的優才。

資金"過河"可否包括將科技應用在人文科學上，以吸引下一代，配合國家和世界的急速發展，在思維、硬件和軟件上也比得上其他地方？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其實智慧城市不是甚麼新鮮產物，過去多年，大家也有很多討論，談論如何透過創新科技、資訊通訊技術，優化城市功能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以解決都市遇到的問題。如果你問我，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究竟如何透過落實科技，真正協助市民解決生活上種種困難。政府於去年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了未來5年的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6個範圍，以及各項政策措施，我對此也十分着緊，希望相關的行動設有時間表。綜觀世界不同的地方，其實很多地方已經進行很清晰的智慧城市的規劃，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他們透過小智慧、生活上的方法及高科技，令城市更綠色、更宜居、更具競爭力，令生活環境更好。所以，當中的範圍可以是很寬闊的。代理主席，我今天想重點討論智慧出行，即關於交通的部分。我們經常討論交通，當中總離不開如何改善交通擠塞、泊車位不足、如何處理交通意外等。其實，真的可以透過智慧城市的方法解決很多問題。代理主席，我記得在數個月前，我們到大灣區考察。

透過即時匯報，交通部可以以派出警員、改變交通燈系統的運作等方式，處理交通擠塞或交通意外的問題。

究竟香港警方的交通部做了多少工夫？其實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我們環觀世界各地，處理路邊泊車位有很多新方法，包括即時發出告票，諸如此類，總之是有方法令泊車位流轉，這方面政府似乎並不"落地"。

我看見智慧城市的其中一句口號是"香港好.易行"，但我看不見當中有甚麼特別的內容。我個人早前參加了一個由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名為"行多步實驗室"，有群青年人想了很多不同的新方法，包括我們可否考慮劃分行人路，右方讓有需要的人士使用，例如坐輪椅的人士、長者或推垃圾車的長者，左方則讓一般人行走？雖然這些是很初步的構思，但可見民間團體有心做。然而，我知道有關的建議最後可能會落空，因為運輸署或各政府部門一定會諸多留難。所以，其實我認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實用，才會可行，不宜"假大空"。最近有一個電視節目是有關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對比了台灣、日本及很多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台灣人和日本人透過很多新方法和小科技，以民為本，真的用心為長者設想，按其需要提供設施，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活得有尊嚴。

其實香港就着智慧城市方面真的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局長以民為本，並且注重實用，讓智慧城市可以真正幫助市民。
代理主席，發展智慧城市不但可利用科技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提升生活水平，更是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因此，各城市現在均積極朝着智慧城市方向發展，但香港在發展智慧城市的步伐卻相對滯後。根據一項"2017智慧城市指數"研究，在100個城市中，香港位列第六十八名，排名落後於多個亞洲城市，例如新加坡、台北、東京、大阪和首爾等。政府在去年12月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5年及以後發展智慧城市計劃的路向。同時，行政長官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到，為了加快發展智慧城市會增撥資源，可見今屆政府有決心把香港構建成為智慧城市。關於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工作，自由黨認為智慧出行是重要一環。交通運輸是城市的命脈，如果道路擠塞和交通不暢順，將會窒礙人流和物流，而且對經濟活動和社會整體的發展不利。雖然運輸署於多年前推出"香港乘車易"、"香港行車易"及"交通快訊"等應用程式，為市民提供出行資訊，使出行變得更容易、方便和快捷，但由於這些應用程式獨立運作，一直未能普及。據知，運輸署將會把這些應用程式整合成為一套綜合流動應用程式，自由黨對此表示歡迎。香港不但地少，而且人多車多，道路使用率也極高。市民不時投訴道路擠塞，當局應加快設置即時道路交通資訊和路徑指示的智能交通系統，透過系統提供馬路實時狀況，讓市民能夠因應道路情況選擇出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駕駛者亦可選擇較暢通的行車路線，避免塞車。當有突發交通事故發生時，救援隊伍也可配合全球定位系統，更準確地在最短時間內到達現場，展開救援工作。此外，道路交通違法行為檢舉不易，為了解決執法困難，當局可引入電子監控系統，特別是設置在黃格位置，避免駕駛者在黃格停泊而阻塞道路，同時也可減省警方的檢控人手和工作。主席，開放數據是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一環。車輛數目近年不斷增加，泊車位難求。雖然，現時市場上有提供停車場空置停車位實時資訊的手機應用程式，但資訊並不全面，因為有關資訊須視乎個別私人停車場營辦商是否願意公開。為了加強空置停車位的實時資訊，政府除了開放停車場的資訊外，更應大力鼓勵更多私營停車場分享有關數據，讓駕駛者更易找到泊車位，避免司機為了尋覓車位而不斷在馬路上"兜圈"，加劇交通擠塞及路邊空氣污染的問題。在環境方面，自由黨認為政府應加強推廣綠色、智慧交通模式。

為了改善空氣污染問題，當局應繼續加強電動車的配套設施，加強與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合作，大力推廣綠色交通模式。主席，香港的登記車輛數目接近85萬輛，每年產生的廢輪胎數以萬計，部分更被棄置到堆填區，加重堆填區的負荷。由於經濟效益低，內地及很多國家均謝絕廢輪胎進口。因此，政府應積極研究如何把廢輪胎循環再造，以減少棄置的廢輪胎數量。較早前，我曾經參觀內地一間處理廢輪胎的機構，看到廢輪胎製成粉末後可製成不同產品，特別是用以重鋪馬路的物料，這一點絕對值得我們學習。為配合日後進一步數碼化和自動化的發展，我建議政府積極推行全港性的郵政編碼，因為郵政編碼不單可減少郵遞錯誤機會，而且可加速自動化，減少文字書寫及輸入錯誤和電腦運算時間，對於正高速發展的無人駕駛車輛及無人派遞小型包裹等智慧城市方案的發展更為有利。最後，我想談談許智峯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推廣實時共乘的運輸模式，並將其合法化"的建議。如果共乘不收費，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收費取酬，便須按照營業車輛的要求營運。若貿然把共乘模式合法化，會對現時的營業車輛不公平。

主席，多謝盧偉國議員提出這個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議案。

我想帶出的第二點是政府部門本身也要作出配合。我最近到科學園參觀了幾家公司，他們向我反映，每當有事想尋求政府部門協助，當局總是難以配合，因為各部門各有政策，既定政策難以改變。

第三，政府近年大力投資創科，希望利用更多資源推動創新科技成長，但各項資助均存在很多問題，政府近年相當推崇的創科生活基金正是一例。

知識產權原本由該公司所擁有，卻因為申請創科生活基金，而拱手讓予相關申請機構。

就是學院才會有創科，市場不會有創科，我認為這種概念很有問題。

有些人沒有政府資助下發明出新產品，只為便利社會，政府為何將他們拒諸門外？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改變對創科的思維，令香港能真正有美好的創科和智慧城市發展。

我希望政府不要忽視這方面的事宜，並盡快提出可供商業機構遵從的對策或指引。

我認同，鑒於智慧城市是香港聚焦發展的四大創科範疇之一，可以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促進香港可持續發展，並且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生活，因此，政府應該積極投放資源，完善各項政策和配套措施，以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我想告訴局長，有市民有兩句說話，想我藉此機會送給局長，他叫我切記要提醒局長，千萬不要"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不過，局長現正與同事聊天，沒有聽到我的發言。主席，政府在2017年12月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5年在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慧經濟6個範疇下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希望能夠利用資訊科技推行城市管理政策與措施，改善市民的生活，並增強香港的吸引力。老實說，政府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並非甚麼壯舉，只是奮起直追，因為實際上，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已經落後其他國家，連鄰近的深圳亦已追上我們。主席，關於智慧城市的意見，我希望藉着今次的辯論告訴政府，特別希望楊局長能夠聽清楚。當我們談到智慧城市時，市民必定記得政府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以九龍東作為發展智慧城市的試點，包括在觀塘、九龍灣及啟德發展區研究智慧城市的可行性。政府以九龍東作為發展智慧城市的試點，我自己舉手支持。但老實說，直到今天，我作為九龍東的直選立法會議員，據我的觀察及透過向市民了解和進行調研，政府以九龍東作為推行香港智慧城市的試點，實在有太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市民又送了兩句說話給局長，第一句是："沒有最好"，下一句是："只有更好"。關於在整個九龍東推行智慧城市，我特別想提出"泊車易"計劃作為例子。

多謝盧偉國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智慧城市的發展固然非常重要，而要發展智慧城市，最簡單的一步，正如我很認同剛才柯創盛議員的說法，也就是首先要做好公共Wi-Fi。

我想指出的是，政府多次表示要落實各項發展智慧城市的安排，甚至要以Wi-Fi作為出發點及提供各項配套等。但是，很多時候在落實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無論如何，還要等待一段時間，因為根據政府的文件，最快要在2021年才能實行。所以，我希望政府加把勁，這些行動要追上時代步伐，回應社會訴求，我覺得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簡單來說，如果速度慢於政府所規定的水平，便等於喪失合法權利，可以立即採取法律行動。所以，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其他國家也是很用心地處理這些追上時代步伐、符合智慧城市發展的安排，我覺得這方面值得香港參考。

以北大嶼山公路為例，可能是機場有問題或意外，也可能是由於強風管制所致，這種種不同的原因，政府都需要告訴市民。所以，我對政府說，如果只是花錢安裝一個行車系統，告訴市民由A點到B點的行車時間，便當作向市民發出預警，令他們知道發生問題，我覺得這並不足夠。

最後，主席，剛才很多同事已提出很多有效的意見，包括在泊車位實時信息系統方面，由於一直未開放大數據，我希望政府這次聽到我們的意見後，會真正落實處理這些問題，為我們發展一個智慧城市。

與此同時，政府接納了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多年來提倡的3倍科研開支扣稅，鼓勵初創及中小企參與創科發展，並且訂下目標，在未來5年將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現時的0.73%提高至1.5%，但這個目標仍然比其他經濟地區為低。我們再看看本地科研設施的進度。雖然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了7億8,000萬元的落馬洲河套區前期工程撥款，但我們還未清晰了解整個河套區的規劃。如果香港不急起直追，就會失去更多商機。

再者，一個快速有效的通訊網絡，對創科發展至為重要。

有同事剛才亦提到對於一個智慧城市來說，其他方面也應加強，希望政府能夠多做一點。在發展智慧城市的同時，政府一定要有通盤計劃，繼續拆牆鬆綁，完善法規及廣納人才，否則智慧城市發展只會淪為空談，而所有構思，包括加強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金融科技等，最終只會變成"只聞樓梯響"。主席，我們必須完善法規，避免本港發展智慧城市的步伐被過時的法例拖慢，以致無法打造優良的營商環境。例如，我們要主動了解新興市場的商業模式，同時以"見招拆招"的態度，盡早釐清牽涉的法律問題。再者，金融行業是香港產業的其中一條支柱，面對智慧城市發展，政府要盡快釐清互聯網、金融業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全面監管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運作。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在各方面的發展均需勞動力。近年來，本港勞動市場已接近達致全民就業的水平，失業率更跌至2.8%。各行各業的商界朋友均向我反映聘請員工真的十分困難，而且很多工種根本無法聘請人手。政府在確保本地人口或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應採取靈活及彈性方式，全方位輸入外來勞動力。針對輸入尖端科技行業人才，政府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海外及內地科研人才，最快可以在1個月內完成審批及簽證手續，但計劃暫時只開放予科學園及數碼港的公司。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把計劃開放予全港合資格或合資科技公司，讓他們更方便地招攬海外專才。我覺得這個做法亦有助培訓本地人才，為年青人提供更大的舞台。當然，一個城市要變得更smart，必須得到各行各業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人力及勞動力，又如何能夠支持智慧城市所需的配套及設施呢？香港現行的補充勞工計劃被批評成效不彰，政府可以在不影響本地勞動力就業的前提下，簡化申請程序，把計劃範圍擴大至涵蓋所有受人才短缺影響的行業。主席，發展智慧城市是世界先進城市的大趨勢，我們看到新加坡、巴塞隆拿均有各自的藍圖及戰略，提升中長線的競爭力。

發展智慧城市是環環相扣的，在這個不斷演變的課題上，我希望政府運用新思維定下通盤計劃及配套，令到創科活動在香港蓬勃發展，打造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smart city。

不過，不少市民均批評計劃表現強差人意，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亦缺乏協調，各自為政，而《藍圖》內的建議亦欠缺驚喜，內容既空泛又沒有新意，擔心香港在發展智慧城市方面會遠遠落後於其他鄰近國家和城市，大大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主席，創新科技其實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我們可以如何利用創新科技，使我們的生活更便利？政府近年在交通、醫療和數據網絡等方面引進不少科技，藉此提升了相關服務設施，但多年來，政府在推動創新科技和智慧城市的發展上，似乎是有心無力，一直也看不到有很大進步。首先，我想談一談智慧出行。我聽到很多議員也很關心智慧出行和交通擠塞的問題，希望政府在智慧城市的交通方面多加着墨。

事實上，我認為其他城市較我們走得更前，有不少地區已開始使用人工智能、物聯網和衞星定位系統等科技，建立了一個高效和更便捷的綜合交通管理系統，讓市民可以預先了解路面情況，決定最佳出行路線，有研究更指智能交通系統可使現時的公路使用率提升15%至30%。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作為歐洲智慧交通的標竿城市，已經透過智慧收費系統，在市區的主要幹道出入口設置路邊控制站，並透過採用射頻識別、圖像識別技術及自由車流路邊系統控制交通流量，使交通擠塞減少20%至25%。

此外，現時不少汽車都具備網絡連接功能，車輛已經不單可作單方面偵測和定位，我們亦可以利用車聯網技術，發揮移動定位的功能，透過汽車與外界的數據互動，統一整合道路上所有數據，建構成幾乎實時的互動地圖，實現智慧化交通管理和交通流量控制。香港到處也有交通擠塞，單單依靠擴建道路或加重罰則，是無法有效解決問題的。政府可以考慮利用現有技術疏導交通，以緩解市民日夜面對的擠塞之苦。主席，除了要推動智慧城市發展外，醫療科技也是重中之重的環節。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及公營醫療系統瀕臨"爆煲"的問題，政府應善用更多創新科技，提升醫療系統的效率。例如新加坡近年推出遠程醫療試驗計劃，讓病人足不出戶也可以接受醫療服務，同時透過平板電腦進行復康訓練，以傳感器和攝影機把患者的動作數據遠程輸送給醫生。以上措施除了可便利患者及其家屬外，亦能紓緩醫院服務不敷應用的緊張情況，相當值得香港參考。此外，在人工智能方面，中文大學工程學院亦有一個嶄新的人工智能診斷肺癌和乳腺癌技術，準確率高達91%及99%，大大縮短了診斷時間。雖然，我們知道人工智能無法取代有經驗的醫生，但在某程度上也可以作為輔助工具，特別是在醫療服務需求殷切的時候，透過改善社區健康和醫療系統，可做到分擔公營醫院負荷，協助節省醫院人手和資源。主席，很多同事剛才也關心5G流動網絡的應用。我不再重提5G速度有多快了，雖然政府在去年12月初，就3條頻帶用作5G流動服務向業界收集意見，但卻要到今年年中才會進入公眾諮詢，我們希望香港的5G發展可以再加快。主席，政府過往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們希望它可以及早修正，我亦聽到不少在司法機構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指他們現時仍然在使用視窗95作業系統。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推動發展智慧城市時，自己也不要光說不做，智慧政府應該牽頭更換政府內部的軟件和硬件，不要停留在視窗95的年代了。政府應該訂立清晰的發展方向，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意見，盡快落實各項政策措施，避免智慧城市的發展淪為空談，讓香港市民大眾真正看到香港有魄力和決心打造成為智慧城市。

推動智慧城市是世界潮流，這是毋庸置疑的。當然，有人亦會批評智慧城市令一個城市的社會生活變得像一間便利店，甚麼也純粹講求便利，這是事實。昨天，我忘了帶手提電話上班，簡直是惶惶不可終日，要立即取回內心才感到踏實。事實上，當醫療、交通或教育等各方面均可以電子化的時候，生活會更為方便。然而，我想提出一些意見，也說不上是另類意見，因為西方社會也有同樣的意見，希望大家可以深思。事實上，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城市、特殊的社會，這邊廂說"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那邊廂卻說現在已差不多不是"兩制"，很快便沒有香港，因為現時說的是大灣區。如果說的是大灣區，大家便要考慮一下。我相信今天的局長，但我對有關制度仍然沒有信心。一個人不會一生一世留在同一崗位，但制度卻仍然存在，怎麼辦？我今天早上看到報章報道，說香港的手提電話支付使用率仍然只有20%，電訊商希望可以改變香港人在這方面的習慣。這是有難度的，因為牽涉信任問題，我們最擔心的是智慧城市會變成一個"老大哥"城市。由於當局說要向北看，而北方的那一套正是"老大哥式"的監控。說到底，不單是我們的一舉一動，最終連我們的一言一語也會被"老大哥"知悉，這樣就真的有點麻煩。

我並非反對今天的議案，但我希望大家深思這套論點。

多年來，香港只是不斷談論各種"智慧"模式、再工業化、四大支柱產業、六大優勢產業等，但卻從來沒有具體方案，而這份《藍圖》基本上涵蓋了各界的關注和需求。

我相信楊局長絕不是這種官員，楊局長很勇敢，他一定知道應做的事便要做，所以我對楊局長有很大期望。

代理主席，談到智慧城市，相信大家都傾向想到高科技或高端產品。事實上，當談及科技時，我認為由常識切入比較恰當。

說回香港，在智慧城市這個問題上，我們在收集數據時，現時確實依賴很多大型公司，而正如何啟明議員所說，其實是有big boss在後面，但最少我們知道那是李嘉誠，知道老大哥是李先生。

所以，為何在發展高科技的同時，我們的社會文化並不一定能適應，問題不是我們的智慧，而純粹是我們在文化上，對於我們的社會和政府將來這樣發展是否有信心？
代理主席，創新在人類歷史中從未停止，更是人類社會賴以進步的重要因素，科技提升生產力及便利生活。近年來，區塊鏈技術提高銀行交易的安全性；更準確的醫學圖像有助醫護人員作出適時的診斷；而識別、計算、分析及服務上前景廣闊的人工智能技術，更是各國及企業積極投入研究、競爭的領域。構建智慧城市、提升資源利用率、優化城市管理、改善市民生活實屬眾望所歸，而取得成效的關鍵在於香港能否研發、擁有先進科技，以及相關科技的應用。就科技而言，科研需要政府及企業大力投入。香港擁有良好的知識產權制度及科研基礎，包括具世界級科研實力的大學及高質素的科研人才，但本港在科研投入方面仍然落後。雖然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明預留500億元支援創科，以及計劃在5年內將科研投入提升1倍，達致本地生產總值的1.5%，但此目標仍遠低於新加坡的逾3%或深圳、韓國、以色列等地的逾4%的科研投入比率。與此同時，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亦相對較低。科研投入與任何投資一樣，均會產生風險。

對於已逐漸步入老齡社會、公共醫療資源緊張的香港，這些措施具極大借鑒作用，亦是科技應用的典範。最後，如果發展智慧城市所應用的科技能夠真正運行，在監管層面上，政府有責任在法規上科學、適當地拆牆鬆綁，釐清法律要求。監管機構亦應抱持開放思維，務求在既有的市場生態、消費者權益及創新空間三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代理主席，智慧城市為公眾帶來實質利益，相互連接的社群、社區，便捷、環保的社會對公眾生活素質有很大影響。香港發展智慧城市需要各方面群策群力，共同打造數位生態環境，開發科技及應用科技，這是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步伐的唯一及很重要的先決條件。

代理主席，我們討論智慧城市，好像把智慧等同科技。身處香港這個先進社會，科技從來也不落後，我們落後的往往是人沒有智慧，而不是技術沒有智慧。因為我們發展出來的技術只供給有權、有勢、有資源的人享用。

我亦多謝數位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及樂齡科技。

代理主席，多謝盧偉國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智慧城市的問題。談到"智慧城市"，我們自然會想到科技。

只要我們把科技應用於生活，自然會出現變化，所以我並不擔心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與此同時，我認為我們要關心的問題，更是一個城市如何能對人類及世界有所貢獻。要做到這一點，便必需要人文環境及保持良好的自然環境。我們如何與大自然相處、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我們與科技的關係如何等問題，其實要好好處理。如要區分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智慧"代表我們能恰當地善用科技。如要真正令人類更為幸福，我想除了科技外，還需要更多東西，包括每個人或整體社會的良好人文素養，以及對自然環境的重視。我們的社會將來無論成為所謂的智慧城市或科技城市，將會變得更公平，有更多關懷，還是反之，其實是我們真正要考慮的問題。當我們說到"智慧城市"，很多時候也會想到大數據的運用。

很多人擔心大數據令人經常被監控，這是第二種觀點。

我想這就是作為管理整個城市的決策者，必須好好考慮的問題：我們如何能運用科技以促進社會發展，而不是反而為社會帶來問題。

譬如殘疾人士在科技的幫助下，可以過接近正常人的生活，發揮所長。

但是，我們所說的科技發展和"數理"，是否就只是這些東西呢？在傳統學科中，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根本是很重要的，其他學科也會牽涉到這些範疇。現在很多時候，因為政府要推動STEM教育，便撥出短期撥款。

雖然我認為機械人不是不可購買，但這不是發展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或唯一的方法。其實學生要發展的是實驗精神、實驗能力和求真精神等。想學生擁有基本知識及融會貫通的能力並非短期撥款可以做到。我們想真正培養人才的話，即培養將來的所謂STEM人才，便必須先做好正規教育中各個學科的教育，以及檢視這些學科是否需作調整，再與非正規教育結合，持續地進行，才能做好這件事。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事實上，我只想表達幾個簡單論點。第一，智慧城市的目標很清晰，便是要令市民的生活更優質，即不斷向前推進。另外，便是要文明、健康、環保、具可持續性和競爭力。

我聽到多位議員的說法也和民生息息相關，即醫療、交通、旅遊、生活和政府管理等，其實全部也正確，因為事實上，這些是我們看到其他地區已經做到，而我們很想盡快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智慧城市本身不應有所局限，智慧城市本身是一個無限的空間，即不斷向前推進，而不是我們做了某些事情便認為已經符合智慧城市的條件。

第一，思維上的問題。坦白說，我們暫時看見在香港很多時候大數據、科技或資訊等事情仍未普及，現時仍然只是集中在某些人手上，成為商品多於一種文化或習慣，這是第一點。《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指出原來香港有九成九的人擁有八達通，但問題是，八達通在十年八載前是新事物，但在今時今日絕對不是新鮮事物，問題便是我們停留在某個層次，停留在由八達通壟斷市場的情況。由於八達通有壟斷的情況，因此它推展的進度極為緩慢，因為欠缺競爭。

由於我們已經有了基礎建設，即已經購置卡、儀器和投入成本，因此我們便說要用足10年才能抵銷成本，所以在10年內也不會作出改變。現時香港的"智慧"發展是否也遇上這個問題？即由於我們已經作出投資的基建尚未盡用、未完全折舊，因此我們便不會主動作出更新——如果有這種思維，其實即是說我們只是在追落後，永遠不能領先。

很多時候，我們說一個人要成功要有好的習慣。其實智慧城市也一樣，我們如何令這種想法成為習慣，而不是我們發現有問題，然後便說要解決問題，所以才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因為如果是有問題才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仍然是局限了自己，而不是成為一種習慣，即我們不斷令大家在生活上變得方便、優質或獲得更多信息，從而作出更明智和理性的選擇，我認為這也是現時香港欠缺的。當然，人才可以培養，因為我覺得人才也是基建的一部分。現時特區政府把基建放在房屋、交通或設施上，即是在硬件上，其實智慧城市也是關於基建，是如何投放資源於新科技，作為政府基建的一部分。

當然，投放時要物有所值，正如科研一樣，也要講求結果是否真的能幫助市民。有些說法是，既然是新發明，不是嘗試1次或在1年或5年內便可成功，而是可能須不停做很多不同的測試、嘗試或與其他地方不斷對比，競爭和較量，然後再推出更優質的事物。在這方面我們願意投放多少？

最後，當然，要塑造這種氛圍和習慣，我相信仍有一段距離，但短、中、長期的目標便是先解決剛才由議員同事提出，在發展智慧城市上我們現時必須追落後的一些方向。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他們來自本會不同黨派，卻不約而同地肯定這項議案的重要性，並且分別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讓我深受啟發，對於當局落實推行智慧城市發展亦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張華峰議員的修正案強調要加強推動金融科技創新，這是無可置疑的。正如我在開首發言中也提到，有關方面應盡快推出兼容性更強的移動支付系統，方便市民在日常交易中減少現金交易。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加強與各界別，特別是專業人士的溝通和合作，以及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資助和支援。我在開首發言中也指出，智慧城市的發展涉及不同社會經濟領域和政策層面，當局需要拆牆鬆綁，促成相關工商專業界別，包括科技界和工程建造界的合作，並且推動相關產業發展。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既提出要推動應用樂齡科技，以及提升安老服務的質素，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的趨勢，又要求當局盡快制定物聯網法例，應對有關私隱及資料保安等問題。此外，他亦促請有關方面提供政策，支援創科的初創企業，以及改善政府的採購政策，優先採用本港創科公司研發的產品和服務。這些建議與我及科技業界多年來表達的訴求均不謀而合。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不單就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等方面分別提出具體建議，同時，她又提出要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的發展，加速區內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物聯網和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突破應用，並盡快建立大數據共享平台。我認同和支持她的建議，並非單單由於我和她同樣是智慧城市聯盟的創會成員，更重要的因素是，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強調，隨着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交流、互動日趨頻繁，香港開發的eID及電子支付等系統，也應預先考慮與大灣區內各相關系統的互聯互通，以促進區內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暢通。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促請當局制訂全面的數據管理和開放數據政策，以及制訂資訊保安的標準，從而在推動科技與保障市民個人私隱之間取得平衡。我認為這些意見均反映了相關業界的訴求。至於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共有17個分項，當中不少具體建議，包括提升香港科技基建和信息工程、促進科技與城市規劃的融合、推廣基建智慧化和綠色建築、強化智慧城市人才培訓、建立固體廢物分流程序、協助回收再造商引入高科技系統等，也是值得參考的。可是，唯獨其修正案第十五項，有關推廣實時共乘運輸模式，並將其合法化的建議，我認為值得商榷。所謂實時共乘，通常是指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進行併車或"泥鯭的士"，儘管可能有部分乘客認為很方便，但由於會影響到依法經營的營業車輛的生計，再加上公眾責任保險等問題尚未解決，在香港及其他地區均引發不少爭議。因此，在社會各方取得共識前，香港並不適宜貿然提出實時共乘合法化。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同時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原議案。

我現在請張華峰議員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盧偉國議員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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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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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華峰議員及謝偉銓議員修正的盧偉國議員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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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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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的修正案保留了以下重點內容：包括加強推廣可再生能源、固體廢物回收科技；在智慧出行方面，更加要推動電動車主流化、推廣單車友善措施，以及落實實時共乘，即如Uber這類運輸系統的合法化。

莫乃光議員，由於張華峰議員、謝偉銓議員、楊岳橋議員及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華峰議員、謝偉銓議員、楊岳橋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盧偉國議員議案。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懇請議員同事支持我的議案，多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華峰議員、謝偉銓議員、楊岳橋議員、葛珮帆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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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首先以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小組委員會一共舉行了17次會議，每項議題我們都邀請公眾來參與，收集了多方面的意見。參與的個人及團體代表，超過400人次。小組委員會商議的詳情已經載於報告之內，我現在只是扼要講述數個重點。

主席，感謝張超雄議員今天提出議案。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在過去兩年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了16次會議，安排關注團體和公眾人士就兒童權利和福祉的議題表達意見，進行深入的討論和探討，並在其報告書中提出多項具體建議。我們理解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提出建議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關注兒童的福祉，並確保兒童的觀點及權益在制訂政策和投放資源時受到重視。我要強調，政府一直致力促進兒童的權益，切合兒童的需要；兒童成長及發展工作更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為此，特區政府已於本年6月正式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願景是確保香港是一個尊重及保障所有兒童權利、權益和福祉、聆聽兒童聲音，以及讓所有兒童得以健康快樂成長，全面發展並充分發揮潛能的地方。委員會匯聚相關政策局/部門，以及有關兒童成長及發展事宜的專家和持份者，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政務司司長作為委員會主席，已在6月28日召開首次會議，探討日後的工作優次，委員會將盡快展開工作。事實上，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兒童福祉。針對不同年齡及背景的兒童的發展需要，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在保護兒童、幼兒服務、教育、醫療及福利等多方面都有清晰的政策協助兒童全面發展，亦預留所需資源提供相關服務。有效保護兒童和促進他們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有賴不同政策局和部門，以及多個專業界別的衷誠合作與互相配合。特區政府歡迎社會各界繼續就如何推動兒童的福祉提供意見。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因應實際情況，考慮有關建議的可行性。主席，我會仔細聆聽議員的發言，並會就大家提出的意見及建議作出綜合回應。

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小孩是社會的棟樑。所以，我們希望教育事務委員會未來能夠討論家長教育的議題。主席，究竟香港的小孩需要甚麼呢？曾經出席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小孩提到，他們認為需要改善生活，希望政府關心他們的生活情況。他們的生活包括甚麼呢？其實不止日常三餐，亦不只是政府在過去多年提供免費的教育，或向貧窮兒童提供生活支援。

但是，我經常說，即使是一個家庭多賺了錢，也要考慮是否存下部分錢給小孩讀書或將來之用，要未雨綢繆。那麼，今時今日的政府有盈餘，是否也應該撥出部分錢供兒童發展之用呢？

這類為下一代未雨綢繆的例子比比皆是，外國很多地方也有類似基金。因此，我希望即將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能夠積極考慮設立"嬰兒基金"。
主席，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為年齡18歲以下人士，他們有四大權利，包括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和參與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先進發達的經濟體，而非長期處於饑荒戰亂的地方，兒童的生存權固然不算受到威脅。然而，對於受保護權、發展權及參與權，香港的法例和政策卻甚少檢討，資源和空間均十分匱乏，令兒童權利議題難以推行和檢視。試想想，聯合國在1989年發表《公約》，香港在1994年成為《公約》的締約方，至今已20多年，我們才終於成立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有一次難得的檢討。儘管我因為剛剛晉身議會，無法參與加入小組委員會，但翻查會議紀錄，我看到很多議員曾提出寶貴意見和改善建議，以促進兒童權利。例如，在受保護權這個議題上，我們經常談到虐待兒童的問題，民間和議員都積極提出改善的技術性建議，例如加強識別濫藥或酗酒家庭，從而提早介入，以及就虐待兒童訂立法例懲處等。在兒童發展權方面，我留意到小組委員會亦提出很多針對性的建議，囊括基層學童、傷殘學童、特殊學習需要及少數族裔兒童等範疇，具體政策建議包括改善低收入家庭津貼和檢討"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成效等。除了針對不同學童的發展權因資源和政策而受限制外，我亦留意到報告提出了一些較根本和制度上的改革，例如限制課時和功課量及檢討教育制度等，我深信這些措施是針對過去一兩年出現的學生自殺潮而提出。我亦想趁機提出政府處理兒童權利和青年政策等事宜的態度。

對政府按《公約》於2005年及2013年向聯合國提交有關香港兒童權利狀況的報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就兩次敦促香港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以確保會以兒童最大利益為依歸審視和制訂政策。立法會亦分別在2007年及2013年兩度全票通過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促請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履行《公約》訂明的締約責任，落實保障兒童福祉。經過10多年的爭取，政府在今年5月31日成立了兒童事務委員會，但很多民間團體也說它只是一個"山寨A貨"，與民間的期望大相逕庭。兒童事務委員會一來沒有法定地位，二來又沒有基層和兒童代表，對比民間和聯合國要求委員會須為獨立法定機構、能夠影響政策制訂和監察政府、協助兒童和青年參與、跟進兒童權利受侵犯的個案，明顯背道而馳。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林鄭"上台後成立了現時所謂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和青年發展委員會等機構，但很多時候也是閉門造車、黑箱作業，有關委員的組成、會議的文件和議程很多時候也沒有尊重兒童和青年的參與，普羅大眾亦難以了解當中詳情。這樣的政策諮詢、參與和制訂，其實只是把委員會變成政府啦啦隊，而非真正下放權力、與民共議，再次反映現屆"林鄭"政府鼓勵青年參政、議政、論政的說法，其實是相當偽善的。總的來說，今屆小組委員會是難得機會，讓兒童權利相關議題重返公眾視野。我希望今屆小組委員會提出的改善建議能夠納入政府的工作議程，但除了政策改善外，我更希望政府可以改變它的"家長主義"和高高在上的傲慢管治思維，在政策制訂、諮詢和決策的過程中，真正聆聽兒童和青年的意見。

主席，兒童是每個社會的明天，保護孩子更是每一位成年人義不容辭的道德責任。平情而論，港府就此做了不少工作，並且定期就《兒童權利公約》在香港的實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但是，社會大眾也很清楚，香港在保護兒童權利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底線是不能容忍虐兒慘劇一再發生。這份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亦在8個有關兒童權利的範疇，包括虐待、殘疾、貧窮、考試及家課壓力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改善建議，均值得當局參考。但是，這些建議其實並不"新鮮"，關鍵是政府是否有足夠魄力，拿出有效措施及足夠資源來改善這些老問題。例如，在保護兒童免受虐待方面，相關機構必須提高警覺，前線人員要有適當培訓，以確保"及早識別及介入"有關個案，這些早已是當局多年的目標。可是，這份報告仍然建議當局"探討措施以確保能及早識別和介入高危家庭個案"、"鼓勵學校""迅速採取行動處理和跟進該等個案"及"為前線人員提供更多培訓"。原因顯而易見，便是現時的機制仍然做得不足，而後果動輒可令防止悲劇發生的最後防線形同虛設。很遺憾，近期兩宗令人髮指的奪命家庭虐兒案便是現成例子。今年年初，一名5歲女童涉嫌遭虐殺。據披露，女童曾帶着受虐傷痕上課，而受虐女童哥哥就讀的學校社工甚至已向社會福利署上報了男童有可疑傷痕。但社署解釋，因接獲的只是個案"查詢"而非個案"轉介"，結果個案在關鍵時期仍然沒有得到適切跟進，予人觀感是社署玩弄文字，推卸責任。另一宗個案剛於上星期才審結，法官形容它是"情況最差的虐兒案件之一"，並指出相關控罪最高10年刑期已不足以反映該案件的嚴重性，促請當局作出檢討。案中女童被發現受害時只有7歲，至今已仿如植物人，案件揭發前女童就讀的幼稚園亦發現她有傷勢，並由社工跟進，但施虐者的連串謊話卻能長時間成功隱瞞了女童受虐的真相。不用說，現時最重要的是亡羊補牢，防止悲劇重演。當局至今的回應是收緊了學生缺課的通報機制，規定幼稚園學生缺課7天便要向有關部門通報——卻未有交代跟進措施——並在未來3年分階段為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提供社工服務，社工與學童的比例更由最初構想的1：600降為1：400。主席，持續優化這些措施細節固然重要，但亦請當局謹記，公眾最想知道的並非細節內容，而是政府的新措施能否令兒童得到足夠、及時的保障。例如，對於慘劇暴露出關於跟進個案流程及相關權責方面的問題，當局有否針對性措施，足以確保涉嫌虐兒個案均會得到適切跟進？大家希望得到的是當局清晰及正面的答案。此外，這份報告強烈要求設立中央兒童數據庫，亦是社會多年來的訴求，因為現時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各自掌握有關兒童的數據片面不全，實難有助深入了解兒童問題。例如，有研究發現，同樣是虐兒個案，自2001年起的10年，醫院管理局共記錄了7,000多名受虐兒童，比起社署同期的紀錄多出2,700多人。進行有關研究的學者也指出，這個差異可能反映轉介及處理個案的流程出現漏洞，促請當局檢討及合併數據。又例如，大家想協助遺傳罕見病童，但政府根本連罕見病也未定義，遑論有病童的詳細資料。主席，兒童福祉是一個廣闊及複雜的問題，更牽涉到家庭狀況、法例保障、教育制度、貧富懸殊、社會保障等問題。基於時間限制，我只能淺談上述數點關注，但已足以看到，要確保我們的孩子快樂成長，香港必須有一套全面、"貼地"且具體的兒童政策，同時要改善現時政出多門的弊病，投放足夠資源，而各相關政府部門亦要妥善協調落實的措施。近月行政長官履行其競選政綱作出的承諾，成立了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所有相關政策局、部門及兒童權益團體致力改善兒童福祉。保護兒童免受暴力或疏忽照顧是該委員會首要處理的工作之一。相信廣大社會及市民也與我一樣，希望委員會能抓緊這些迫切問題盡快做出成績，並期望本港盡快制訂全面及周詳的保護兒童政策。

但是，剛成立的委員會只具諮詢性質，而且結構上隸屬政府，未有實質權力檢視現行政策或着手處理有關兒童權益的問題。自由黨擔憂該委員會或會淪為"無牙老虎"，未能真正達致保護兒童權益的目的。所以，自由黨建議當局應該盡快把委員會變為法定機構，並且可以獨立運作，才可以使委員會有實質權力進行獨立的兒童權利調查，按照法定權力協助兒童發聲。保護兒童是兒童權利的重要一環，但本港卻一再發生虐兒個案，更有沒有上報社會福利署，直至發生悲劇後才被揭發的個案，反映現時本港採用的自願式通報機制未能行之有效。在現行機制下，根據《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如有發現懷疑虐兒個案，社工會先作評估，並同時諮詢社署，若確定屬實，即可轉介社署。但是，甚麼情況才算"有需要"向社署上報？相關指引界線並不明確，更重要的是，社工何時需要上報亦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帶。這就是界線模糊不清，導致前線人員未能及時發現潛在的虐兒個案，最終釀成悲劇發生。就此，自由黨建議當局設立"虐兒強制呈報機制"，若前線專業人員，如老師、社工及醫生等發現懷疑個案，必須向社署呈報，並由社署的專責小組跟進及覆核個案是否牽涉虐兒。強制上報可免除前線人員的憂慮，亦有可能及早阻止事件惡化，保護兒童免受虐待之苦。事實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早於2013年已建議港府成立"虐兒強制呈報機制"。為了兒童的福祉着想，政府當局應該盡早研究有關的可行性。自由黨亦認為本港現時涉及虐兒的控罪刑罰過輕，不足以反映虐兒行為的嚴重性，有必要加重刑罰，以起阻嚇作用。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虐待或忽略所看管的兒童或少年人，一經定罪，最高刑期可判處監禁10年。再加上早前7歲女童"林林"遭母親疏忽照顧而導致成為植物人的個案中，法官已在判決中明確指出，當局應重新檢視虐兒控罪最高刑期僅10年的法例，我們亦認為當局應盡快修訂相關法例以加重刑期。總括而言，自由黨支持張超雄議員動議的議案。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虐兒個案一宗也嫌多。自由黨認為政府當局必須正視情況，多管齊下以解決問題，確保孩子能夠健康和快樂地成長。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提交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報告。近日觸動大家情緒的報道，離不開被虐至成為植物人的7歲小童"林林"。"林林"一家除了父母之外，還有一對雙胞胎姊姊，另有一名比她小1歲的弟弟，數名小孩同住。雖然他們仍未成年，但都有說話和表達的能力，卻沒有人說出"林林"是如何受傷、如何被虐。法庭只能夠以重判回應社會對這對父母殘暴行為的憤怒。其實，早於今年1月，也有另一名5歲女童"臨臨"——是"臨時"的"臨"——被生父虐待至死。"臨臨"家中也有數名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同住，她的父母不是沒有為人父母的經驗，但不知道為何"臨臨"避不開被虐的命運？一連串的例子顯示兒童根本無能力面對成人施虐。防止虐待兒童會在2016-2017年度的報告顯示，該年度接獲198宗懷疑虐兒個案，涉及的兒童多達225名，當中超過一半介乎3歲至8歲，懷疑施虐者逾六成為家人，包括父母和祖父母等。不過，正如剛才提及"林林"及"臨臨"的個案，受虐的兒童若不是因為病情太嚴重，需要送到醫院急救，便可能會被父母遷移至香港以外的地方，最終不會揭發受虐待。正如研究指出，隱藏的家庭暴力問題遠比想象嚴重，求助數字可能只佔實際個案的1%。社會福利署資料亦顯示，本港虐兒個案有上升趨勢。駭人聽聞的個案一再發生，問題絕非個別父母心狠手辣這麼簡單，而是當局及學童周邊的成人防止虐兒的工作明顯不足。正如剛才提及的兩名學童，她們的老師均曾發現她們被虐的痕跡，但沒有能力亦沒有機會進一步調查，以致悲劇一再發生。為回應社會對悲劇不再的訴求，局方建議加強幼稚園"一校一社工"的措施，可惜建議未落實推行，便因難以執行而令社工界怨聲載道。小學的"一校一社工"計劃令本身沒有社工學位的輔導老師不能夠再兼任輔導工作，輔導工作因而突然中斷。在幼稚園的社工先導計劃下，一名社工需要奔走兩至三間幼稚園工作。一直以來，社福機構堅持社工要駐校而不是走來走去，因為駐校一至兩天，根本只能夠做補救性工作，不能夠做輔導及個案跟進。更重要的是，按一筆過撥款，有機構已經用低於市價的薪酬招聘新入職社工。其實這種輔導服務屬於艱辛的工作，相關社工沒有經驗加上只有短時間接觸學童，難以想象他們如何能及早發現學童被虐的問題。現在我們擔心的是，3年後當計劃進行檢討，屆時的結果可能是："問題有發現，輿論在減少，資助又用完，計劃不推展"。這令我記起我初任議員時，學童自殺個案不斷，整個社會都表示心痛。我也收到學生來信表示非常大壓力，並有自殺念頭。政府的補救措施就是提出全城要發揮正能量。但是，主席，現時回頭看來，當初政府說積極增加精神支援的資源，提醒學校及社會要關心學童的情緒問題等；但是，當醫護及社福界均提出人手及資源不足時，因問題近有紓緩所以社會的關注似乎減少，而政府對此問題的態度也似乎不了了之。

這個才是令我們擔心的地方。當輿論關注減少，究竟政府的決心是否跟以前一樣大呢？另外，我希望提一提寄養服務的問題。對我來說，需要寄養服務的兒童或青少年，應該是弱勢中的弱勢，他們有可能是孤兒；有可能是因為父母不能夠照顧自己而需要寄養服務，亦可能有部分因綜援的緣故，所以即使沒有被棄養，父母亦不能夠真正照顧他們。社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寄養家庭的名額為867個，而需要接受寄養服務的青少年及兒童共有881名，所以一些需要寄養服務的兒童或青少年可能無法配對寄養家庭。在2014年，寄養名額有944名，較現時為多。過去數年，政府是否沒有提高相關資源呢？並不是，政府提高了各項寄養服務的津貼，並新增照顧3歲以下幼兒的額外獎金，以鼓勵家庭照顧年幼兒童。但是，為何數字不增反降，寄養家庭的名額反而減少呢？不知道局方有否研究箇中原因，究竟是與金錢有關，還是與社會氣氛、相關家庭或其他原因有關呢？希望局方能夠給大家一個答案。關注兒童福利及權利的團體極力倡議政府設立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專注兒童權利。過往政府以已設有家庭事務委員會為由而不設立。但是，很明顯，兒童及青少年的問題始終未解決。政府終於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今年年中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以回應社會的訴求。但是，有關團體卻表示失望，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能否受到有效監察已經成疑；更何況我們本來希望這個委員會能夠根據國際標準成立，有如平等機會委員會般具法定地位，獨立於政府，也有調查權，有權限獲取資料，並可傳召證人作證，找出事實真相等。我們認為這樣才能夠最有效保護兒童。主席，我不會因為兒童事務委員會可能成效不彰而反對它。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除了監察委員會的運作外，亦應回應民間的訴求，互相配合。張超雄議員就他在社福界的專業知識提出有關兒童權利的報告，希望政府能夠真正聽到相關意見，再與民間社會配合，這樣才能夠真正幫助兒童。

主席，我也支持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報告"議案。我是個有一名9歲小孩的爸爸，對於報告中關於"在考試及家課壓力下的兒童"的第IV部，我真的感同身受。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29條所述，"教育兒童的目的應是：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但是，我們沒料到上小學的小孩花在做功課和學習的時間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根據2014年的一項調查，小學生每星期花在學習的時數高達66.5小時。

小學生的學習時間這麼長，包括在學校、補習社或各種補充學習各式各樣的東西，是否真的能夠令他們得到充分的多元發展，建立完整人格，他們又是否有自由時間玩耍和嬉戲呢？遊戲也是兒童的權利之一，但這一代小孩子似乎沒有了天真的童年。我記得我們小時候上半日制小學，不少市民大眾當年認為半日制小學不及全日制，希望全日制小學能夠讓小朋友得到更全面照顧。

成年人講求工作和生活平衡，所以，工聯會在勞工界多年來一直推動標準工時。小孩是否也須設標準的學習時間呢？關於標準學時的概念，政府應該進行政策研究，而在進行研究前，我希望政府能夠先進行科學性的整全調查，看看現時小學生每星期花在學習的時間——我說的是廣義學習，包括文科各方面的學習，例如學習法文、西班牙文、拼音或珠心算等。

教育局多番表示，學校家課應重質不重量，但最近卻在"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中刪去家課量上限，即初小的抄寫量不可多於30分鐘，高小不可多於60分鐘的規定，其實這是倒退的做法。如果家課太多，家長應該有機制向教育局作出投訴。

SEN學童並非有智力問題，而是大多有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讀寫障礙或亞氏保加症等先天缺陷，以致他們未能完全發揮學習能力。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能夠透過藥物和行為治療彌補這些缺陷，甚至發揮他們特有的專長。問題是現時的政策不論在識別、照顧或調適功課方面，仍然做得不大好。

我希望政府重視SEN學童的需要，我們同時亦要反思教育意義，怎樣做才可真正讓他們在適當配套下得到全人發展，開心地成長，令他們在真正的起跑線即長大成人後能夠貢獻社會，而不是在學習和成長階段已經因累壞而變得不快樂，亦因此不能建立完整人格，日後引發更多問題。

主席，我發言支持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我亦是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在此我特別多謝張超雄議員擔任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用心領導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和多次召開公聽會，聆聽不同群組兒童的權利、問題和所需要的相關支援服務。民主黨一直爭取成立一個高層次並有實權和資源運作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我們知道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今年會籌備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但我們希望這個委員會不單是政府所說屬諮詢性質的委員會。我們希望這個委員會真正有實權，可以為保護兒童權益而制訂全面的兒童政策，否則只會變成一個"吹水會"，情況或會像婦女事務委員會一樣，只是淪為"吹吹水"，實際作用不大。我們一直也要求提升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為一個高層次、由特首或司長領導的跨部門組織，而不是在勞工及福利局下的一個委員會。似乎現在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比較好一點，真的由高層次領導，但仍是"吹水"，因為政府說的是屬諮詢性質，不又是"吹吹水"？但對於保護兒童，如果我們的社會真的十分珍惜兒童、珍惜他們的未來、珍惜我們這些最重要的資產，我相信一個"吹吹水"的委員會不能有甚麼成就。所以，民主黨對這個委員會有寄望，希望不單是屬諮詢性質，而雖然會是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但我們希望它真的有一些實權，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會為香港的兒童和家庭出一分力。主席，在這份報告中，我特別關心數方面。

我們認為應該要嚴懲施虐者，最近我們知道有一些判例，對一些虐待兒童、子女的人士判處很重的刑罰。

反過來說，我認為如果要處理虐兒的問題，不是只靠嚴懲父母，把他們送到監獄便可制止虐待兒童個案的出現，我相信還要做很多事情，而歸根究底，可能在最初開始時，我們有否有效推行性教育呢？其實，父母是否在願意的情況下將兒童帶來這個世界？他們是否懂得避孕的措施？能否令他們成為負責任的父母？

我覺得要從根本入手，讓香港的青年有這方面的基礎知識，使他們在作好準備的情況下才生育，將兒童帶來這個世界，並且好好的對待他們。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有時父母並非不想好好照顧兒童，但他們需要工作，特別是香港有很多雙職家庭，他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如果他們要上班，誰來照顧小朋友呢？有些長輩自己也不能照顧自己，如何照顧小朋友？有些父母選擇找外傭幫忙，雖然有些外傭很有愛心照顧小朋友，但有些並不一定是這樣的。所以，香港的幼兒服務需要大幅度的改革。我們看到香港託兒服務的需求很大，但政府數十年來也將之當作是私人可以處理的問題。在託兒服務的提供上，根據一些跨國的比較研究，我們看到香港做得很差。在已發展的國家中，越來越多幼兒由母親以外的照顧者照顧，特別是由正規的幼兒中心照顧。例如在丹麥，3歲以下的幼兒當中有超過八成使用全日制的託兒服務、冰島也有七成、葡萄牙有接近六成、法國有五成半，但香港只有13%。

香港每年有1,500億元盈餘，我希望政府會十分認真地投放資源做好照顧兒童的工作，大量增加託兒服務，令兒童得到適當、專業、有愛心的照顧，令虐兒事件不會出現。但現時政府的全日制託兒中心很多已滿額，使用率達100%，已經很多年沒有增加名額，即使增加名額也未能應付市場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政府透過最近有關託兒服務的顧問研究，大幅地做好託兒服務的工作。

主席，我發言歡迎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向大會提交的報告。我是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在過去10多次會議上，來自社會各界的不同人士針對不同議題，在立法會議員和官員面前發表意見，當中有很多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亦有針對制度和政策的批評，其中有很多重點已經收錄在報告中。我希望當局在全盤的政策和計劃上，意識到兒童權利的重要，並參考多位市民的意見。我們經常說兒童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又說"三歲定八十"，這些說話背後的意義，說明我們今天如何看待兒童，會直接影響他們的人生，以及整個社會的未來。簡單來說，今天的兒童如何，未來的社會也必如何。要全盤審視兒童權利，我們有必要回顧香港在執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方面，有否達到《公約》中列明的有關兒童權利的規定，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在小組委員會工作期間，不幸發生女童"臨臨"身亡的事件，慘劇令我們關注兒童的生命，這關乎兒童的生存權與受保護權。我進一步認為，要保障兒童的全面權利，必須從生活入手，不單是生命、生存，還有生活。我們需要完善的家庭友善政策，確保家長能維持生活和生計。在小組委員會的公聽會上，有家長批評當局的幼兒託管和照顧服務嚴重不足，又指出現行僱傭制度並無育嬰假等問題，等同要家長在照顧子女與工作兩者之間，選擇其一。這亦是我為何主張政府應在政策的倡議、願景、決策和執行過程中，充分考慮對兒童的影響，並全盤顧及家庭的需要。兒童生活在家庭中，如果說家庭承載着兒童的福祉，在缺乏家庭友善政策下，兒童權利便無從談起。

主席，我剛才說的是一些大原則。以下我想就着具體的關注事項，闡述當局在促進兒童權利上應該做些甚麼。

作為教育界的代表，我多次在會議上表達關注，認為學校教育作為兒童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由源頭，亦即教育制度，為學童減壓，因為享受閒暇是兒童發展權的體現，而且閒暇並非僅是空閒的意思，閒暇本身與兒童的整體發展，包括兒童長遠學習，其實是相關的。很可惜，政府決定復考小三TSA，這支扭曲教學的指揮棒在所謂優化後，留下"全級考"這條大大的尾巴，並沒有改變為師生帶來壓力的本質。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上月公布的調查顯示，有四成的受訪小學前線教師認為，今年小三TSA為校內師生帶來甚大或略大的壓力；在"全級考"的學校中有上述感受的教師，比例接近一半。此外，全日制學校在時間編配上亦變了質，反而增加學童的上課時間，原意是令學生可以更健康成長的措施，結果卻已經異化。不論我們如何改善硬件，以及興建更多兒童康樂設施，仍無法解決兒童根本沒有時間玩耍的問題。遊戲包括體能活動，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去年一項調查，香港兒童和青少年的整體體能活動表現差劣，少於半數的兒童和青少年達到每天進行1小時中度至劇烈體能活動的國際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社會未來主人翁的健康又如何談起？當然，我們最擔心的是虐待兒童致死的問題。就此，政府有必要加強現行呈報機制，而我們亦提出了"一校一社工"的做法，但很可惜，"一校一社工"的措施尚未正式實施，大家卻已看見，原來這是一項"縮水"的計劃。政府並非沒有財政資源可以推行這做法，為何要學校從輔導教師與社工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我們完全不明白。

主席，我發言支持"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報告"。該小組委員會在報告首段開宗明義指出："每名兒童，不論其種族、性別、宗教、語言、能力或任何其他身份，都享有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免受歧視、虐待及疏忽照顧的權利；接受教育及醫療等服務的權利；充分發展個性、能力和才智的權利；在快樂、關愛和體諒的環境下成長的權利等"。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曾召開多次會議，而每次會議也有不同持份者包括兒童親身出席，告訴我們其親身感受及所面對的問題。主席，這些問題涵蓋的範圍非常廣闊，包括虐待兒童、保護兒童、在考試和家課壓力下的兒童、貧窮兒童、患病兒童、聽覺有問題的兒童、在感化院舍的兒童、難民兒童，以及對未來路向的一些建議。在這段時間內，我亦曾接觸多個與兒童服務有關的志願團體，聽取了很多意見。政府亦在這段時間宣布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可惜的是這個委員會仍然只屬諮詢組織。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期望和支持政府盡快把兒童事務委員會升格為法定組織，讓該委員會真正有權有責，為香港的兒童事務和權利把關。主席，我們剛才談及的各個討論範疇其實均非常複雜，牽涉的範圍亦非常廣泛。

我想特別提出的一點關乎我們認為最緊急的事宜，即虐待兒童和保護兒童的問題。我聽到多位與會者也提出了我們認為政府必須檢討的問題，就是政府的所有政策有否把兒童權利和福利列作優先考慮，因為我們看到現時可能有很多政策均以利便成年人的角度出發，又或是以利便政府施政或政策執行作考慮，而非真正以兒童的利益和福祉為依歸。我們在這段時間內看到社會上接二連三發生多宗虐兒事件，有5歲女童遭家人虐待致死，亦有女童因遭生母和繼父虐待而慘變植物人，結果該名母親被重囚15年。我們亦看到一些不想看到亦難以理解的個案，例如有16歲以下的女童明明遭性侵，為一名男士口交，但竟然不列作侵犯或強姦兒童的個案。

香港的離婚單親家庭數目亦有增無減，前年公布的數字顯示分居和離婚人數高達30萬人，較10年前的20萬人升幅超過四成。現今的家庭越來越複雜，同父異母、家中兄弟姊妹不同姓的情況並不罕見。在家庭背景如此複雜的情況下潛伏很多家庭問題，但政府和整個社會是否已準備好處理這些問題，照顧在複雜家庭中長大的兒童呢？還是我們每次也要在慘劇發生後，才去想想如何補救呢？因此，即使兒童事務委員會現時仍未升格為法定組織，我們也期望它能真正就如何保護兒童免受傷害，尤其在預防、篩選和支援高危家庭，以及支援受虐個案和防止再度受虐方面大力進行更多工作。多位與會者亦指出香港的性教育非常落後，而這可能是造成年青懷孕或未婚懷孕的家庭，又或是未準備好為人父母的年青人成為父母的其中一項原因。

主席，香港有關性罪行的法例十分落後。其實政府和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多次向立法會報告有關修訂已準備就緒，但偏偏現在仍未修例，令我剛才提到16歲以下的男女童未獲足夠的保護。因此，我希望政府盡快修訂香港有關性罪行的法例。如果我們要支援家庭，其實以家庭為服務對象是重要的。我本身修讀婚姻與家庭治療，而香港其實很需要家庭治療服務。現時的服務全部以個人為單位，未來可否發展以家庭為單位的服務及培訓更多家庭治療師，讓更多家庭的父母有足夠能力做好其角色？這些支援其實十分重要。主席，每名兒童也是珍貴的，亦是有能力的。他們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所以政府有責任和使命致力保護及培育兒童。我在此感謝所有曾出席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個人和組織，亦感謝秘書處的同事為我們準備這份完備的報告。

主席，我感謝及支持張超雄議員向大會提交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事實上，我也是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對於小組委員會提出的62項建議，我全部也支持及贊成。事實上，現時本港兒童政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獨立部門或法定機構負責分析及制訂與兒童有關的政策，以致不同政府部門各自為政，各有各做。就此，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早已建議本港應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或增設"兒童事務專員"，以收集兒童的意見及倡議兒童權利，確保《兒童權利公約》得以落實，以及檢討現行保障兒童的法例等。可惜，雖然問題已討論多年，而在我們三催四請下，政府在今年總算肯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跟進兒童事務，不過令人失望的是，這只是一個沒有明確法定授權的諮詢委員會而已，職權有限。所以，我們期望這個兒童事務委員會在未來能有更大改進。雖然如此，我仍然期望委員會能認真履行職責，因為兒童權利應受更多照顧及關注，並希望兒童事務委員會能積極落實小組委員會報告提出的62項建議。

由於現時香港採用的融合教育模式實在做得非常差劣，尤其是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而言，這種照顧並不足夠，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一直以來，政府只是在現有政策下為這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增加資源和人手，但卻沒有徹底改革教育制度，缺乏遠見，亦未能照顧他們的實際需要。

除此以外，台灣更採取了一個很好的方針，便是主動改革教育制度，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可以適應及融入，而不是像香港現時般，以為只提供資源及人手便能解決問題。

政府對聾童的支援亦相當缺乏，民間已倡議提供手語及口語雙語教育多年，不過很可惜，至今依然了無蹤影。我們除了有一間聾人學校外，大部分聾童在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好進入主流學校讀書。不過，很可惜，主流學校只側重口語教育，令他們往往跟不上學習進度。現時香港只有不足一成的聾童可以升讀大學，這是否代表他們質素差？當然不是，這只是反映我們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能夠照顧他們的實際需要，以致他們無法繼續升學而已。此外，我亦想談談幼兒服務。

一方面，他們要為生活奔波；另一方面，又要花時間和精力照顧小朋友，如果要他們達致政府鼓勵的親子教育，實在非常困難。

所以，政府不能夠不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多下工夫，做好一點。

主席，我是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然而，我希望在這次發言中清晰指出，在討論兒童權利的同時，我們也須注意到，在今天的政策及定位方面，香港是忽視了整個家庭政策背後的一個最重要環節。

相信大家也記得年初在屯門發生的"臨臨事件"。

事件發生後，大家的討論重點，一直集中於學校通報機制，希望找出該機制在處理虐兒或兒童身心受到侵害方面有何不足，並予以彌補。

結果，教師根本沒有空閒進行家訪，藉以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甚至是學生的個性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家長因為生活迫人，已經習慣把問題交給學校處理，但學校又缺乏資源。

兒童權利所說的，是我們能否為兒童提供更好的生活。每個人也應該有好的生活，但我們認為兒童應有更好的生活，這是基本立場。所以，"臨臨事件"發生後，人們紛紛說要彌補政策漏洞、改善通報機制，但這並不是最終原因，而是因為家庭實在太過困難，以致出現了一些毛病，不知何故會毆打子女。

大家卻只管討論通報機制，諸如此類。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共進行了16次會議，亦舉行過多次公聽會，以及邀請接近320個團體前來表達意見。我們最開心的是看到一些小朋友以第一身的角度表達意見。這份小組委員會報告羅列了62項建議，我的確沒有可能一下子說完。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份報告是一份集思廣益的結晶品，希望政府當局能夠重視和認真回應。由於涉及的範疇太廣，所以我只會集中說數點，包括對單親家庭和離異家庭的支援，以及虐兒方面。主席，我們今天討論兒童權利，牽涉的範疇實在太廣。小朋友天真無邪，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時是一張白紙，沒有做過任何錯事。但是，如果他們在離異家庭或單親家庭成長，便可能要面對比較多的困難。當然，我們期望如果能夠增強對單親家庭和離異家庭的支援，便能夠減少他們面對的困難。主席，就離異家庭方面，我先說一說單親媽媽的情況，因為很多時小朋友的撫養權會判給母親。媽媽帶着小朋友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第一，經濟問題；及第二，照顧問題。

雖然在綜援制度下，單親家長不一定需要工作，特別是當子女還年幼的時候，但事實上，由於綜援金額太低，很多家長為了讓子女有好一點的生活條件，他們寧願外出工作。但是，外出工作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子女缺乏照顧。所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貧窮和小朋友成長貧窮，這兩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英國曾經有一項調查指出，超過八成單親子女曾經有濫用藥物及酗酒問題，這可能是源於家庭不完整，導致小朋友容易有自卑感，會覺得被忽略，以及因而容易作出反叛行為。

單親家庭的小朋友可能不合群，或者想用另一些方法來逃避這些尷尬情況。所以，我覺得無論這些單親家庭或離異家庭有沒有出現問題，我們都需要提供支援。

我覺得政府的立場是要清晰的。此外，我們看看離婚數字。在2016年，法庭頒布離婚令的個案數目約為17,000宗，相比1991年，即25年前，上升了差不多兩倍，而當中牽涉的兒童和青少年達到9萬名。事實上，我們支援單親家庭的服務多年來沒有大變化或者根本性的改善，特別是在系統上，我指的不是一兩項措施，而是整體而言。另外，剛才很多同事提到虐兒問題，其實有些個案是源於家庭糾紛或離異家庭。我覺得無論是教育界或社會福利署，也要加強敏感度，如果發現有小朋友輟學，特別是這麼年幼便輟學，便要主動查找，而不是要等人來求救，否則發生意外時，大家良心也會感到不安。最後，我想說的是，最近一些家長向我們表示，負責安排探視權的中心服務不足，雖然將會加強服務，但希望當局在過程中能留意配套和整合，避免離異家庭來到的時候解決不到問題，反而令問題加深，因而影響小朋友的成長。

主席，我再次感謝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這次動議辯論。剛才共13位議員提出建議及意見，我現作重點回應。首先，我在開場發言中已強調，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兒童福祉，而兒童成長及發展工作更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各政策局和部門一直保持緊密合作，在醫療、教育及福利等多方面有清晰的政策，以全面照顧兒童的身心發展需要為目標，靈活地運用現時的機制推動兒童權利在福利、醫療及教育等各方面得到尊重。剛才有不少議員提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我已提及，委員會剛在6月28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在會議上，委員初步討論了委員會未來可考慮探討的議題，以及就政府促進本港兒童成長及發展的工作提出意見。

委員會亦就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的建議方向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的恆常化及可予改善的範疇提供意見。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將因應委員會擬定的政策方向開展工作。當中的研究工作小組會展開與兒童問題相關的研究，以及在適當時協助檢討兒童政策和服務，而公眾參與、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則會推廣兒童權利和權益的重要性，以及管理各項資助計劃，以資助舉辦推廣活動或社區項目，並會利用不同渠道與兒童聯繫，讓政府及委員會聆聽兒童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想法和考慮他們的建議。委員會是一個常設、以行動為主導，並主動回應訴求的高層次組織，致力推動有利兒童的工作，並會發揮加強跨局、跨部門協作的協調功能。委員會會盡量聆聽兒童的意見，解決兒童的問題，以促進本港兒童的成長及發展。部分議員認為一開始便應成立一個法定的委員會。首先，成立一個法定的委員會將牽涉法例草擬和立法程序，所需時間可能以年計，時間較長。所以，現時各部門已有不同機制或按法例處理有關兒童個案的調查、投訴或執法等工作。我們希望盡快回應社會的訴求。行政長官認為應爭取時間，盡快成立一個常設、高層次、非法定但有職能的委員會，就社會不同時候所關注與兒童相關的議題，透過制訂政策及落實協調和跟進措施，推動有利兒童的工作，盡早取得成果，讓兒童早日受惠。在委員會運作一段時間後，我們會考慮根據委員會的運作經驗及實際情況，檢視成立一個法定的委員會的可行性。《兒童權利公約》第4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的權利。"我剛才已提及，政府已於上月正式成立委員會，處理兒童政策的制訂和協調。與此同時，各政策局在制訂政策時，會繼續收集兒童的意見，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及兒童的溝通，參考他們的意見。舉例而言，政府在2005年成立了兒童權利論壇，進一步提供平台，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及兒童就兒童事務交換意見。由2014年開始，特區政府亦加強論壇與家庭議會的協作，除向政策局反映論壇意見外，亦向家庭議會轉達兒童在論壇上對各項政策措施的意見，以協助家庭議會評估該等政策對家庭的影響。我們在未來會繼續聆聽兒童的意見，改善論壇的運作，以進一步加強其功能。對於小組委員會曾討論的範疇，我會重點回應如下。就虐待及保護兒童，幾乎所有議員皆有所提及，包括蔣麗芸議員、廖長江議員、張宇人議員、楊岳橋議員、黃碧雲議員、葉建源議員、葛珮帆議員等。多位議員均很重視保護兒童的重要性，而政府亦非常重視兒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兒童均應受到保護，免受傷害或虐待。所以，我們在2018-2019年度增撥資源，增加社會福利署轄下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人手，以加強保護兒童及支援家庭方面的服務，包括外展服務、輔導及小組活動。為及早識別及援助有福利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政府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分階段為全港700多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約15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此外，社署會加強停止家暴的學習計劃，支援目睹或面對家庭暴力的兒童和家暴受害者，以及幫助施虐者或有可能使用暴力的人士停止使用暴力，保護兒童免受傷害。我們相信，保護兒童實在需要匯聚多個專業的智慧和知識，衷誠合作。與此同時，我們會努力盡快完成檢討整份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而社署及不同界別的人員及持份者亦會深入討論如何更有效處理高危個案，例如照顧者有濫藥問題的個案，以加強保護兒童的工作。另一方面，教育局已採取措施，確保缺課學生的安全。在處理"未能接觸"的個案時，當局會指示學校人員採取更嚴謹的程序跟進缺課個案，由過往最少1次家訪，增加至最少3次家訪。如果經過多次家訪及向其他部門查詢後，仍未能聯絡學生或家長，當局亦會把個案轉介其他部門跟進。

在這方面，政府其實正進行一項研究。我們在2016年12月委託香港大學開展幼兒照顧服務研究。我們會在本月9日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幼兒照顧服務研究的進展，並就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幼兒照顧服務研究預計可在今年內完成，待完成後，我們會參考建議為幼兒照顧服務制訂長遠發展路向，並適時作出公布。就加強幼兒照顧服務方面，我們將在2018-2019年度起分階段在北區、觀塘區、葵青區和沙田區額外增加合共約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

就考試及家課的壓力，剛才亦有多位議員提到，包括陸頌雄議員及葉建源議員。兒童面對考試及家課壓力，而其實每名學生的成長和學習需要皆不盡相同。教育局一直強調評估應以學生為本，並明確指出學校須以學生學習的最大效益為考慮，靈活彈性地制訂校本評估策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元性，為學生創造空間，以達致身心均衡發展的教育目標。此外，教育局每年均透過不同渠道，為校長、課程領導及教師舉辦與家課有關的專業發展課程，例如強調學校在訂定家課種類和數量時，須考慮家課質與量的平衡，亦須適時進行檢視，並就家課安排與家長溝通，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優化校本家課政策。就支援特殊教育需要，部分議員非常關心。為協助公營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除轄下發放一些常規的資助外，其實亦一直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教育局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不少議員關注對基層家庭兒童的支援。特區政府一直透過各項福利措施，為有兒童的基層家庭提供適切的經濟援助和支援服務。例如，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透過聚焦支援有兒童及青少年的合資格家庭，紓緩跨代貧窮。其實，我們在今年4月1日推出該計劃時已經優化和改善，包括放寬入息及工時要求、全面增加各項津貼額，包括兒童津貼等。同時，教育局將繼續透過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資助學校及非政府機構為清貧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並透過學生資助處管理的學生資助計劃，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資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會為兒童舉辦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並會提供收費優惠，以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活動。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所說，我們歡迎社會各界就如何進一步改善兒童福祉提供意見。特區政府會認真考慮各位議員就相關範疇所提出的具體意見，並繼續積極靈活地推動兒童的全方位發展，保障兒童的福祉。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今次確實較為罕見，因為以往民主派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及以《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均會遭建制派以事件沒有急切性或浪費議會時間為由而拒絕。但是，看來今次連建制派也覺得事態嚴重，不得不在立法會辯論。主席，今次的事件源自2013年9月，兩座位於元朗站的高架橋躉出現沉降，附近的打樁工程須立即停止，直到去年才採取有力的補救措施。令人震驚的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足足5年沒有主動向公眾公布這宗沉降事件。主席，近年沙中線紅磡站、土瓜灣站、會展站的事件，以至今次元朗站的沉降事件，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全也是由傳媒圖文並茂地"踢爆"後，港鐵公司才如夢初醒，急忙解畫。港鐵公司就元朗站事件表示，已根據《建築物條例》向屋宇署匯報。但是，這宗沉降事件並非一般的沉降，主席，它涉及重大的公眾安全問題。這兩條橋躉上面是西鐵路軌，每天有41萬人次經過，影響元朗、天水圍和屯門接近100萬人口。如果這兩條橋躉有甚麼"冬瓜豆腐"，誰有膽量說可以完全負責？主席，連串醜聞均涉及一件事，就是通報機制。作為統領運輸事務的運輸及房屋局，究竟是否知情呢？在知情後，為何不向公眾通報呢？

究竟橋躉上的路軌出現少許差距和沉降，會否對乘客造成危險呢？

最離譜的，莫過於處理元朗區事務的區議會，在這件事上不被知會，而要在之後透過港鐵公司，以至政府向元朗區議會提交的文件，才知道港鐵公司已根據《建築物條例》向屋宇署通報，而屋宇署亦一直進行監察。主席，這做法令我們非常擔心，正如我剛才所說，是次沉降事件並非一般的沉降，它牽涉上面的路軌。雖然蔣麗芸議員在上星期的內務委員會作了一個非常完美的示範，她說2厘米較眼睛更小，聽起來並不嚴重，但我們不是專業人士，而且土木工程師也指出，沉降10毫米是警號，20毫米已達到屋宇署現時的指標，須要求附近的打樁工程停工，更有指達45毫米的話，西鐵便要停駛。情況如此嚴重，而且牽涉每天往來的鐵路安全，但公眾和區議會均不知情，這令我們感到極為氣憤。

但是，今天元朗站的事件，提出這項難得的休會待續議案只是第一步，我們希望能透過今天的這項議案辯論，叫喚局方代表向我們披露更多資料。如果這些資料不能釋除公眾疑慮的話，我們不排除在議會外的場合採取更有力的行動，最重要的是保障乘車安全，尤其元朗、天水圍和屯門接近100萬人口，他們每天途經此地，但卻竟然懵然不知，這令我們感到非常氣憤。

主席，我支持鄺俊宇議員就港鐵西鐵線元朗段架空鐵路橋躉出現沉降的事宜，提出休會待續議案。

西鐵線如常載客行車，每天接載大量乘客，港鐵公司是否把市民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事隔4年，港鐵公司才展開橋躉鞏固工程，對於是否涉嫌隱瞞，港鐵公司一直沒有直接回應，只強調做法是根據既定的守則，亦早已通知政府部門。不過，如果事件已通知政府部門，為甚麼事發數年後，現在才被披露出來？

最離譜的是，多年來政府一直知情，明明有足夠時間整理及交代事件，但卻秘而不宣，完全不把市民和區議會放在眼內。早前有多位元朗區議會議員指出，加固工程已展開多時，有附近居民曾在凌晨時分聽到地盤發出噪音，但港鐵公司竟然解釋有關工程是為了建造隔音屏障，這是否存心隱瞞？

雖然港鐵公司聲稱新鴻基地產的工程停工後，橋躉結構一直非常穩定，沒有危險。

有工程師指出，橋躉沉降可能影響路軌的結構。港鐵公司發現沉降了20毫米，現在相隔了4年才進行加固工作，沉降的情況是否有改善呢？

即使沒有即時的危險，港鐵公司作為公共服務提供者，應該進一步公開橋躉沉降的資料，令人不需要再擔心。不過，可惜的是，港鐵公司和政府均沒有作出交代。所以，我認為政府和港鐵公司應該盡快公開所有資料。大家也知道，近日港鐵公司的工程醜聞越揭越多，市民對港鐵公司的信心已經跌至冰點。上星期和今個星期均有民主派議員提出議案，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以徹查工程問題和涉及的隱瞞情況。但很可惜，有關議案均被建制派否決。他們一時認為立法會無需跟從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以免職權重疊，一時又說不應該動用這"尚方寶劍"來處理這些問題。最終的結果是，將公眾的利益和安全置之不顧，自廢立法會的功能。

議會是民意代表機關，面對接二連三的港鐵公司工程安全問題，絕對有責任將事件提上議程，讓公眾更了解事件的真相，並且督促政府，要求政府和港鐵公司等有關機構盡快公開有關的報告。

主席，剛才，多位議員就西鐵元朗站附近兩座高架橋橋躉的沉降事件發言。我聽到議員對事件的關注。政府與各位議員，以及廣大市民一樣，亦十分關注事件。

鐵路服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政府必定將鐵路安全放在首位，並已為此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

機電署一直有恆常的監察機制，巡查及審核港鐵與鐵路安全相關的維修保養工作。

但政府絕不會鬆懈，機電署亦會一如以往，密切監察情況，包括審視路軌的檢測紀錄，並加強對港鐵公司的資產管理系統和維修保養系統的巡查及審核，以確保鐵路安全運作。藉討論這議案的機會，讓我再次向大家交代今次事件的經過、現況，以及各部門和港鐵公司的跟進工作。正如屋宇署於元朗區議會的緊急會議上表示，按照既定程序，負責工程的人員須確保工程不會影響相鄰的建築物、構築物及設施，造成不良後果或損毀。涉事的私人住宅發展項目鄰近西鐵高架橋橋躉，所以，該發展項目的發展商委任的註冊結構工程師於2008年1月向屋宇署提交樁柱圖則。而接獲有關圖則後，屋宇署隨即諮詢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及港鐵公司的意見。屋宇署在審批該樁柱圖則時，除要求負責工程的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須根據《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恆常規定外，載述一套打樁工程對附近建築物及公用設施監測規定的細節，包括於該兩座橋躉的相關位置各設置兩個監測點；監察監測點的沉降紀錄；訂下監測點沉降的可接受幅度及採取的相應措施等。由於該發展項目的打樁工程位處《建築物條例》附表5所列的鐵路保護區範圍內，故此，屋宇署同時要求負責打樁工程的人員須根據港鐵公司的要求，在展開打樁工程前，直接通知港鐵公司，以便該公司制訂適當的監察計劃，包括於該段高架橋及其他位置額外設置監測點，以便港鐵公司能緊密監測受影響橋躉的沉降幅度和傾斜度。此外，為保障鐵路設施的結構安全和穩固，於鐵路保護區範圍內的打樁工程，須符合一套比一般建築物更嚴謹的標準，包括訂明當上述監測點的沉降情況超過20毫米的可接受程度上限時，須立即停止相關的打樁工程，並向屋宇署提交緩解方案，以減低對鄰近鐵路設施的影響。在獲得屋宇署批准後，有關打樁工程才可復工。有關發展項目的樁柱圖則於2008年3月獲屋宇署批准，其打樁工程亦於同年7月獲准展開。2012年至2013年間，港鐵公司留意到該兩座橋躉出現輕微的沉降現象。屋宇署確認該段期間，兩座橋躉的沉降幅度沒有超過20毫米的可接受程度上限，而且，有關沉降情況亦未引致該兩條支柱出現結構安全問題。雖然如此，因應沉降現象及港鐵公司的要求，該發展項目的註冊結構工程師於2013年9月中通知屋宇署，該地盤暫時停止樁柱工程。該地盤停止樁柱工程後，屋宇署仍繼續密切監察沉降幅度的變化，並要求註冊承建商繼續測量監測點，以及向屋宇署提交監測點的沉降紀錄。及後，根據屋宇署提供的資料，該兩座橋躉的沉降幅度並沒有超逾20毫米的可接受程度上限。據了解，港鐵公司於2014年10月向屋宇署提交為兩條混凝土支柱進行預防性加固工程的方案，並於2015年6月獲屋宇署接納其方案。及後，港鐵公司聘請了獨立顧問協助審視加固工程的方案及細節，而有關工程已於2017年9月展開，現時仍在進行。此外，負責該發展項目打樁工程的人員，已於2018年5月向屋宇署呈交經修訂的樁柱工程圖則，當中包括增加緩解方案，以減低對西鐵設施的影響。有關承建商並承諾會在港鐵公司為兩座受影響橋躉完成預防性加固工程後，才展開樁柱工程。屋宇署、機電署及港鐵公司會繼續密切監察該兩座橋躉的沉降情況，以確保公眾安全。我們明白，公眾十分關注今次西鐵高架橋橋躉沉降事件對鐵路安全造成的影響，亦關注屋宇署未有就沉降情況通報機電署，以及港鐵公司未有將事件通報各相關持份者。為回應公眾的關注，屋宇署和機電署現正審視今次事件，包括如果有關工程令鄰近的鐵路設施出現沉降，即使沉降情況未有超逾預設的可接受程度，部門之間應如何加強溝通。屋宇署和機電署並正檢討有關資料發放的安排，以提高事件通報的透明度，讓市民大眾及相關持份者及時了解鐵路安全是否受影響。同時，機電署會繼續恆常監察港鐵及與鐵路安全有關的工作，透過定期會議，與港鐵公司檢討涉及鐵路服務及安全的各項議題。如果有需要，港鐵公司亦會就相關議題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